在4月26日第三次財政預算案會議上，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撥款條例草案的條文及修正案之前，只有官員可以發言。今天的辯論會在晚上8時左右結束，而明天的辯論會在上午9時開始。在今次會議上，議員就撥款條例草案發言後，本會將會恢復《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有意在今天就撥款條例草案二讀辯論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根據《議事規則》，每位議員可發言最多15分鐘。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過時限，我會指示該議員停止發言。

主席，今年財政司司長發表的財政預算案四平八穩，驚喜欠奉，但亦算瞻前顧後。首先，他一次過紓困"派糖"351億元，力度與去年相若，有助香港在今年穩定開局之餘繼續保持增長。其次，他提出作多方面長遠社會投資，應對人口老化、教育、青少年發展等備受社會關注的問題。最後和更重要的是，他願意研究未來的財政收入結構，維持香港應有的競爭力。對於這份預算案，我有4點看法：第一、支持香港金融服務業持續發展的措施必須予以堅持。

事實上，近年香港在金融方面取得不俗的發展。國家"十三五"規劃亦指出，必須支持香港鞏固和提升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強化其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功能。預算案因而提出了不少支持香港金融業持續發展的措施，例如發展基建投融資中心、資產管理和企業財資中心、推動金融科技、推出公共年金計劃、提供稅務優惠發展飛機租賃業務、擴大基金業利得稅豁免範圍和加快開展跨境金融等。這些措施都十分值得投資，而且有利香港和金融服務業的長遠健康發展。我希望這些相關舉措，不會因為政府換屆而半途而廢，而是要堅持不懈，盡快實現。第二，加大力度，加快進度，推動經濟多元化發展、創新和拓展市場，支援中小企業，為長遠發展打穩基礎。在預算案內，政府表示會大力協助各傳統支柱產業持續發展，同時亦支持香港經濟多元化，包括創新科技和創意產業。這些全部值得肯定，惟力度不足，尤其由於政府在研發方面的投入一直較低，2015年按機構類別劃分的研發開支，政府機構只投入了7億2,600萬元，佔整體研發開支182億7,000萬元不足4%。同年，香港的研發開支只佔GDP的0.76%，遠低於內地、德國、美國和日本的水平，即使與新加坡2013年約2%比較，香港仍然落後。

本屆政府提出不少推動創科的措施。近年創新產業的增長值和就業人數的增長均持續優於整體經濟表現，反映香港在這方面的發展具有一定優勢，包括在亞太區位置比較適中、鄰近龐大的內地市場、具國際水平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優良的法律和司法制度，以及完善的資訊科技基礎建設和金融體系等。我相信，憑着這些優勢，我們定能在未來為經濟增長開闢新門徑。但是，要將創新科技發展成為足以推動經濟增長的一大支柱，仍需不斷努力。預算案亦提出很多項支援中小企的措施，包括延長品牌專項基金的申請期；延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的特別優惠措施申請期；推出科技券計劃，以及寬減利得稅和商業登記費等。以上種種均是良好的措施和政策，旨在維護和推動本地經濟的長遠發展，我希望政府不會虎頭蛇尾，而是竭力確保它們的延續性和穩定性，真正予以落實，讓香港能夠真正邁向產業多元化。第三，政府長遠財政負擔龐大，必須及早考慮收入多元化。

財政司司長提出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之內成立稅務政策組，從宏觀角度全面審視香港如何與國際稅務規定接軌，使香港在國際新形勢下維持競爭力。另一方面，優化稅制結構，研究擴闊稅基和增加收入，讓政府可以持續發展，都是值得支持。但是，在2006年至2007年間，政府亦曾就是否引入商品及服務稅，作出公眾諮詢，當時未能得到社會廣泛支持，所以沒有推行，以致稅基狹窄問題一直持續至今。十年過後，現在再一次作全面的稅務政策檢討，應該是合情合理的。

我希望政府並不是再一次有意念、沒有行動，說說便算。第四，公共財政目標亟需引入新思維，適應全球經濟競爭格局的需要。去年政府的盈餘再遠超預期，修訂為928億元，誤差超過800億元。本屆政府數年下來的預算總誤差高達1,400億元。過去20年，15個錄得盈餘年份的總誤差甚至高達8,060億元。很明顯，誤差已經成為常態。有智庫專家表示，政府經常估錯盈餘是因為沿用傳統的經濟指標進行評估，並沒有與時俱進。我希望財政司司長能夠汲取經驗，不要重蹈覆轍，年年估錯盈餘。

這一個公共財政目標很多人都會支持。近數個月，社會上對政府的理財哲學亦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見。

有一個漁民，一家數口，有老有幼，利用他擁有的漁船及付出的努力，每年均有積儲，甚至累積到1萬元。他經常擔心有一天不能繼續打魚，需要動用這筆資金維持生活。所以，他用盡各種方法為這筆錢進行"保本先行、長期增值"，主要投放在一些漁業基金，每年穩打穩扎的回報大致可以跑贏通脹。但是，這一家人的生活卻一直過得一般，收入仍主要依靠簡單的漁穫，漁船每年只做基本維修，小孩子只能接受標準教育，老人家亦僅得溫飽。當某一年的捕魚收入比預期好時，這船主便會選擇把部分盈餘投放在基金裏面，餘下部分則與家人享用一頓比較好的午餐。多年下來，家人的生活未能從累積的財富中得到很大的改善。而這筆所謂積儲，當漁民的捕魚能力和收入下降後，也只能支持其兩三年時間的生活費用。但是，反觀另一名漁民，其家庭成員背景與前者一樣，賺錢能力當初更低。但是，這名漁民很懂得如何管理財政，將每年捕魚所得收入主要投資於提高自身的競爭力方面，包括投資於漁船漁具的升級改造，投放於孩子的高等教育，撥出部分資產讓長者可以享受生活。所以，這麼多年來，一家人的生活不斷改善。持續多年的投入，讓其漁船的捕魚生產力提升，而且變得多元化，而孩子的良好教育和知識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增加每年的理財收益。雖然外界看不清楚他有多少身家，但任何人都知道這名漁民家道興旺。說到這裏，我相信大家都應該猜到，故事中第一位漁民就是香港。香港的盈餘是他的1億倍，因為香港至今年3月為止，共有9,357億港元盈餘，加上2014年及2015年外匯基金不分紅而轉撥到房屋儲備金的726億元，實際我們的總盈餘已達到超過10,083億元。大家也應該猜到，我說的第二位漁民就是新加坡。新加坡政府不斷把盈餘投資於各種具潛力的產業和基建改善，增強自身的長遠競爭和發展能力。現在我們每年的盈餘在"派糖"後，一大部分會分派予不同基金，按不同使用目的自行運作，這麼多年下來，這些基金包括：基本工程儲備基金、資本投資基金、公務員退休金儲備基金、賑災基金、創新及科技基金、土地基金、貸款基金、獎券基金、債券基金及房屋儲備金，它們的總規模於上一年度已接近6,000億元。這還未包括其他政府特定目的基金和法定組織，例如研究基金、關愛基金、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和撒瑪利亞基金等。這些基金每年把大量資金存放於外匯基金進行投資保值，截至2016年年底，財政儲備、政府或公共基金存款及累計盈餘接近17,600億元，加上我們的貨幣基礎16,400億元，外匯基金總資產高達36,300億元。據了解，外匯基金對各種基金交付理財往往來者不拒，因為政府一直認為外匯基金的總額越高，對捍衞聯繫匯率及本港金融穩定越有益處。無可否認，有些國際評級機構或組織也的確以香港的外匯基金資產總額來衡量我們抵禦外來衝擊的能力。但是，究竟甚麼水平才算是足夠呢？2002-2003年度預算案內設定的財政儲備目標為12個月政府開支。但是，2007-2008年度修訂為"維持充足的儲備"，連具體目標都消失了。是否要永無止境地把我們的儲備和盈餘放入外匯基金去理財呢？沒有人敢說出一個確切的數額或答案。現時這些基金之間沒有中央統籌，亦欠缺一個明確着眼於投資香港、提升整體競爭力的目標，相信他們關心的只是在有需要的時候能夠提取現金支付基金的開支。

所以，香港必須更新公共財政的管理哲學，有效地把盈餘投資於香港，例如住屋、基建、醫療、安老和教育等方面，以維護和提升香港整體競爭力。這一來，香港人的生活和健康質素便能得以改善，大家便能安居樂業，充滿希望，未來會更好。政府不應只顧將現時的盈餘進行財富管理，維持這筆盈餘的基本購買力。我希望政府在這方面進行深入全面研究，理清思路，明確目標，把握時機，善用盈餘，為香港未來而投資。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對本屆政府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感到極度失望，因為完全看不到有任何突破，無論在房屋、醫療、教育或福利等方面，全都不合格。政府明明有巨額盈餘，但應用的卻不用，延續上任司長曾俊華的"守財奴"作風。

我對這份預算案的總結是：抱殘守缺、突破不足、貧窮依舊、老無所依。司長說今年的預算案有數個公共財政目標，即"改善民生、宜居置業、公平公義、共享成果"。這很動聽，但細心一看，便會發現根本是貨不對辦，"換湯不換藥"。政府今年的財政儲備再創歷史新高，盈餘超過900億元，財政儲備超過9,000億元，但在財政儲備持續破紀錄的情況下，今年預算案作出的公共開支預算仍然只佔GDP的兩成，反映政府沒有善用財政儲備，為社會的長遠發展謀幸福。政府每年錄得盈餘，但卻寧願用作"派糖"，也不願意大幅度增加經常性公共開支，積極處理貧富懸殊和人口老化的問題。特別要指出是，我們最關心的全民退休保障依然遙遙無期，實在令人非常失望。市民明知政府吝嗇，因此每年公布預算案時，除了關心會否"派糖"之外，也不敢有甚麼期望。但是，今年的一次性紓困措施，亦即所謂的"派糖"，依舊令人失望。雖然政府用了接近350多億元，但真正惠及有需要階層的仍然少至不足兩成，其餘八成均惠及社會的中上層，即是賺錢越多、擁有物業越多的便受惠越多。其實不單今年，近10年的"派糖"措施均是如此，過去3,000多億元的"派糖"措施，其分配比例均是重富輕貧。其實政府有否細想，中產或社會更上層人士是否比基層和弱勢人士更需要這些紓困措施呢？再者，政府今年不但沒有提供公屋免租，連對"N無人士"也沒有提供任何支援。政府有責任將社會的公共資源再分配，解決或改善貧富懸殊，但卻偏偏喜歡倒行逆施，漠視低下階層的燃眉之急。在社會福利經常性開支方面，今年的預算約有733億元，按年增加了95億元，但大部分新增開支其實是現金津貼，用作經常性開支的只有合共10多億元。至於直接惠及長者的院舍宿位，政府說會在未來5年至10年增加大約9,000個宿位。

雖然政府今年預留了300億元加強安老和殘疾人士康復服務，但這筆錢並非經常性而是一次性撥款。

至於梁振英口中"重中之重"的房屋政策，更加是零新意，預算案只重複預計的供應數字，完全沒有提出任何增加公屋供應的措施。司長表示在2016年至2021年的5年間，預計約有9萬個公屋單位落成，但大家也知道，現時輪候冊上的申請數目已超過28萬個，平均的"上樓"時間由過去的3年延長至現時的4年多，但這還可能只是平均數字。

未來5年才只提供9萬個單位，我真不知道政府能如何幫助他們。

主席，為何我一開始便說今年的預算案是"換湯不換藥"呢？

另外，今年令我更覺離譜的是，我們最近才得知政府打算花費6億4,000萬元，舉辦300多項所謂的"慶回歸"活動，當中不少只屬"掛羊頭賣狗肉"，亂花公帑。

其實，每當提到增加公共開支時，政府便諸多藉口，第一是社會保障要按緩急先後，逐步處理。

第二個藉口是，不少主要收入屬非經常性收入，例如賣地、投資收益、印花稅收入等。政府可曾研究一下，這些非經常性收入，事實上在過去多年來已變成經常性收入？

它只能給大家"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感覺，地產商在賺大錢，但小市民卻連容身之地也沒有。對於這些問題，政府可曾深切研究應如何解決？所以，政府應徹底改變這種財政思維，好好善用這些經常出現的巨額收入，即它所說的非經常性收入，將之投放到公共財政開支之上，冀能公平和合理地分配公共資源。

主席，我覺得這份預算案完全沒有承擔，亦沒有遠見，即使有一些小恩小惠亦幫助不大。它對基層和弱勢社群的困境置之不顧，對貧富懸殊、人口老化等問題視而不見，社會政策脫離社會現實。

因此，我希望政府能增撥資源予執法部門，以打擊圍標的勾當。早前，競委會胡紅玉在立法會表示，現時該會的訴訟基金其實完全不足夠應付針對反競爭的訴訟。

胡紅玉主席表示，現時的訴訟基金很快便會用完，希望政府能檢視這個問題，多撥資源予競委會。還有，我知道競委會亦非常欠缺反圍標行為的調查人手，希望財政司司長和相關的政府部門研究一下，看看能否加大力度協助競委會開展這項非常困難的工作。此外，有關宣傳教育方面，現時競委會已開始進行一些針對圍標行為的公眾教育宣傳，但卻遠遠不足夠。我希望政府多利用政府規定的電視或其他渠道的宣傳時間，加大力度教育市民有關圍標的禍害，以及如何防範圍標行為。

在整個樓宇維修市場當中，只需要撥出0.5%或1%的費用，我相信便足以支持監管局營運。主席，作為北區區議員，我亦要為地區發聲。我希望，財政司司長和相關的政府部門能再考慮一下，看看應否加撥資源予警方和食物環境衞生署作應付水貨問題之用。水貨問題已經令到很多香港市民非常憤怒，尤其是居住在北區、屯門或元朗港鐵站沿線的市民，他們的生活受到非常大的影響。只要政府稍為增加人手予不同的執法部門，便能夠令地區的秩序有所改善。現時警方在北區只有1隊由7名警員組成的水貨特遣隊，這是遠遠不足以應付每天數以萬計到北區進行水貨活動的內地人士，當中有部分是自由行人士。該社區的秩序問題是需要政府正視的。我亦重申一次，北區有官員對我說，如果北區的水貨店營業至深夜，其實旺角的暴亂事件會一早已在北區發生。此外，作為北區的民意代表，我亦要代北區的市民發聲。北區的交通問題非常嚴重，現時市民每天往返上水和粉嶺一帶經常遇到塞車，一旦塞車便是1小時至1小時半。現時政府說要搞東北發展，又說要在皇后山興建公屋，又要大規模發展整個北區，遷進那麼多人口，說的是二三十萬人口，北區的交通問題如何處理呢？現時又說要將長沙灣的家禽市場搬進北區，每天的汽車流量又如何處理呢？早前政府已經把將軍澳的家居垃圾搬到北區處理，北區的承受能力足夠嗎？我希望財政司司長和相關的政策局盡快檢視可否興建新幹線，讓北區以至新界東的居民不必經常受塞車之苦。主席，陳茂波司長以前是發展局局長。

但近年，政府卻說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的土地大幅減少，在2014年開始至近期，政府引用這條例，只收回7公頃土地，用作公共設施的發展。七公頃土地即是多少呢？即是維多利亞公園面積的三分之一。候任特首林鄭月娥任發展局局長時仍然表示，就東北的發展，她會以傳統新市鎮的模式進行收地。但是，當陳茂波擔任發展局局長時，他便推出所謂的加強版新市鎮發展模式，實際上是讓地產商囤地，以所謂的"原址換地"方式，來讓地產商囤積土地。

這種不公義、不平等的發展模式，怎可能獲得市民的支持呢？政府官員明天會到北區區議會，屆時希望他們會再聆聽受影響村民的心聲。主席，除了我剛才談到的圍標問題、水貨問題、交通運輸和發展的問題，我亦希望政府正視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

政府想解決房屋供應不足的問題，是要拿出魄力的。

主席，容許我將最後的發言時間，替一些患有罕見疾病的朋友發聲。

高局長在席，我希望他能夠再審視，在他離任前，如可以協助這些病友，便盡量協助他們。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主席，我及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的同事，也認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早前公布的財政預算案，基本上能與2017年施政報告配合，並採納了經民聯提出的30多項訴求與建議。預算案推出了一系列措施，除了使用351億元作為一次性"派糖"之外，又決定以前瞻方式善用610億元盈餘，這能扶助中小型企業，減輕中產人士負擔，推進社福民生及文化教育，惠及不同階層市民，並兼顧社會短、中、長期的部分需要。我相信大家的關注點也集中於兩方面，第一，預算案提到的措施如何能夠有效落實；第二，政府如何進一步善用盈餘，與廣大市民共享發展成果，投資未來。儘管目前本地就業市場相對平穩，失業率處於較低水平，但香港是外向型經濟體，既要應付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激烈競爭，又要面對一系列不明朗因素，包括美國展開加息周期，以及世界各地重現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等。

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張德江委員長指出，香港若繼續受內部政治爭拗折騰，經濟發展不久便可能會被深圳超越。這番話絕非危言聳聽。以2016年為例，深圳的本地生產總值是1億9,400萬元人民幣，大約折算為2億1,800萬港元，而香港的GDP則是2億4,900萬港元，相距越來越少。再者，深圳在新經濟發展，特別是創新及科技產業方面更是有超卓表現，香港實在不容怠慢。居安思危，香港必須致力提升各行各業的競爭力，並且尋求新的發展機遇，才能為社會不同階層開拓新出路。主席，以下我將會就數項較令人關注的議題，反映業界和社會對預算案的意見和建議。在經濟及產業發展方面，預算案推出多項措施，包括預留100億元支援創新及科技發展、成立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推動香港再工業化、發展高端製造業，並推出20億元的創科創投基金，按大約1：2的資金配對比例與風險投資基金共同投資於本地的初創企業。我特別歡迎財政司司長提到，稅務政策組將積極研究提升科研開支稅務扣減的建議。事實上，經民聯多次促請政府提供研發及設計開支3倍扣稅，協助創科企業融資。我亦期望政府優化各項創科基金的申請條件，並且在適當時候"加碼"，為創科企業培養新的增長點。不過，我促請特區政府注意，儘管創新及科技局自2015年11月成立以來推出不少措施，使創科氛圍有所改善，但當局至今仍未回應科技業界的強烈訴求，就是盡快制訂本港長遠創新及科技發展策略，以推動科研成果商品化、商品產業化及產業國際化。政府現時願意在這方面增加資源投放，固然是值得鼓勵的，但如果缺乏長遠發展策略，則難免會事倍功半，亦難以保證相關政策的延續性。香港若要開拓新出路，特區政府便應積極尋求參與區域發展和合作。今年3月，李克強總理在全國人大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粵港澳大灣區規劃首次獲列入報告之內，提升至國家層面的發展戰略。我深信，如果香港能夠發揮其獨特優勢，提升其在國家發展和區域合作中的地位和功能，那麼在跨境重大基建設施涵接、產業合作、綠色低碳智慧城市建設等方面，它將會獲得極大發展機遇。當然，在目前的社會氣氛和環境中，難免會有人質疑香港會因此而"被規劃"。三地政府考慮到大珠三角發展的共同利益，經過多番商討，終在2010年聯合制訂《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研究，以落實跨界地區合作，目的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尊重各自不同的社會情況和規劃體制，通過優勢互補和互利合作，達致共建宜居灣區的願景。本港規劃署曾先後於2011年及2014年就該研究展開兩次公眾參與活動。不少市民也認為，鑒於粵港澳三地於地理環境、生活和文化上關係密切，假如香港的規劃只局限於本地，香港的長遠發展將會受到阻礙，甚至有可能被邊緣化。區域合作的另一個機遇，顯然是來自國家的"一帶一路"發展策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於3月23日公布，香港在繳付第一期實繳股本後，將成為亞投行的新成員。較早前，特區政府已向本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提交討論文件，申請開立一筆為數60億港元的承擔額，當中12億港元為實繳股本，將分5年向亞投行繳付，另外48億港元則為待繳股本，該委員會亦已表示支持撥款申請。鑒於亞投行將通過基礎設施及其他投資，促進亞洲經濟發展及互聯互通，本港的專業及金融服務業可因此而獲得重大發展機遇。我期望財務委員會稍後能夠盡快批准相關撥款，而政府亦應該爭取亞投行在香港設立區域營運總部，推動本港成為基建投融資中心，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此外，現屆特區政府推出了協助業界參與"一帶一路"的2,000億元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並在去年11月開始接受申請。

主席，在基建的資源投入方面，財政司司長表示，政府本年度的基本工程開支增加至868億元，以推展與民生相關的工務工程項目，包括推展多個跨境項目，擴展及改善交通網絡。我及工程業界的朋友都希望相關的撥款申請在財委會能順利通過，讓這些民生工程能夠早日上馬。事實上，建造業每年大約需要共2,000億元的公共及私營工程項目，包括約800億元的新工務工程項目才能夠穩定發展。很可惜，由2013年起，工務工程項目的審批，往往受到立法會"拉布戰"的嚴重影響，造成大量撥款申請積壓。以新一屆工務小組委員會為例，按特區政府的建議，預計本年度有43項工務工程項目，涉款約1,000億元等候審批。然而，議員"拉布"持續，直至今早為止，除了2017-2018年度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124億元整體撥款之外，只通過了6項工程撥款申請，涉及約57億元，僅佔政府工務工程申請撥款總額約5.7%。財委會的審議更不容樂觀，直至4月1日為止，除了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之外，只通過了1項新工程項目，僅涉及約11億5,000萬元。對此，工程業界叫苦連天，非常憂慮如果這種情況持續，將會導致工務工程"斷崖式"量減，令近45萬名從業員及相關的上百萬家庭人口的生活受到衝擊，修讀有關課程的學生對於入行亦會裹足不前。我認為特區政府要確保投放足夠資源，有秩序地落實各項基建規劃，社會各界亦應加強合作，促使財委會盡快審議積壓的撥款申請。主席，儘管今年的預算案是現屆特區政府的最後一份預算案，但不少市民都認為此份預算案積極務實，整體而言應予支持。當然，正如我強調，在推動產業發展、促進區域合作、優化政府職能等方面，特區政府可以更進取，貫徹"應使用則使用"的原則，投資於未來，並且確保本屆及來屆的特區政府，對於一些長遠發展策略的承擔，保持相關政策的延續性。不過，對於一些議員同事已經事先張揚，要以"拉布"的方式追擊預算案的審議，我及經民聯的同事都強烈反對，認為這樣做只會阻撓政府施政，窒礙經濟民生改善，損害廣大市民的利益。因此，我衷心期待並且呼籲，在本屆及來屆特區政府即將交替之際，大家能放下歧見，停止爭拗，讓香港社會恢復和諧發展，讓市民安居樂業，並且為新一代向上流動，提供更多機遇。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

主席，首先，我感謝財政司司長今年繼續豁免食肆、小販，以及受限制食物售賣許可證的牌照費用。面對各項經營成本高企，加上今年5月又增加最低工資，即使寬免只涉及數千元或數萬元，也是有好過沒有，而且亦很具鼓舞性。不過，遺憾的是，為何今次有關寬免仍然遺漏了食物製造廠牌照、工廠食堂牌照及新鮮糧食店牌照等呢？須知道，持有這些牌照的業界大都是小企及微企，近年它們均艱苦經營。因此，我促請"財爺"積極考慮把它們納入豁免牌照費的範圍內。主席，自由黨一直很重視中產及中小微企，故此今次財政預算案開首提及紓緩中產重擔，我和自由黨均認為總算走對了方向。我們亦歡迎陳茂波司長接納自由黨的建議，把稅階由現時40,000元擴闊至45,000元。但是，除了這一點，這份預算案對中產及中小微企的紓壓措施卻仍然有限。例如退還薪俸稅、個人入息稅及利得稅75%，上限為20,000元，與自由黨建議的上限40,000元仍有很大距離。再者，當局亦沒有接納自由黨的建議，向純利低於500萬港元的企業退稅75%，更令人失望。我們還有其他建議，包括寬免商業登記費、增設商業租金扣稅、增設子女教育開支免稅額等，希望可以多方面紓緩中產及中小微企的生活壓力。當年政府出現赤字時便向中產"開刀"，但如今坐擁巨額盈餘，卻不回饋中產及中小微企，實在說不過去。主席，大家均非常關心香港樓價走勢。自由黨早已指出，不論是去年年底為住宅物業交易劃一從價印花稅稅率至15%，又或過去數年推出的所謂"辣招"，均無助遏抑樓價。繼細價樓及公屋被炒起的現象出現後，近日社會上更發現，越來越多人利用法例的漏洞，以個人名義購入"單契多樓"或"單契多層"，令真正有"上車"需要而經濟能力有限的港人更憤怒，幸好當局昨日已"出招"處理。樓市是不容易處理的問題，本屆政府已着手做了許多工作。我期待新一屆政府，除了延續本屆政府的工作之外，也會加入新思維，協助真正的用家置業。主席，城市必須有全面的規劃，自由黨不單關注住宅供應的問題，亦多次指出香港欠缺商用面積。對於預算案提出確保持續供應甲級商廈，我們當然表示歡迎，但當局沒有積極回應增加零售及食肆用地的訴求，未能紓緩食肆及零售業界正在支付貴租的困境，我和自由黨均表示失望。

故此，政府應在有需要的地區增設商場及公眾街市，並應加入條款，只供中小微企租用。在2015年2月底，當前財政司司長宣布引入美食車時，我已"舉腳"贊成，相信有助加強本港餐飲業多元化發展及開拓中小企的空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連同旅遊事務專員朱曼鈴能夠在兩年間經過比賽及選址等繁重工作，落實美食車先導計劃，也應予以肯定。雖然部分參加者反映生意未如理想，不過，主席，我們也知道，做生意總會有風險，亦沒有理由開業兩個月便可全部回本。

所以當計劃實行了數個月，便有同事提出要求擱置計劃，我認為這提議實屬不智。我早已建議，在不影響交通及鄰近食肆的情況下，應容許美食車擺放在其他地方，例如不近食肆的校區或地盤，又或仿效外國做法，讓他們在私人派對提供美食等，為他們開拓更多生存空間。此外，既然香港也有石油氣的士，為何不也容許有石油氣美食車呢？由於石油氣車的氣缸容量大，石油氣可同時供煮食用，有助提升美食車食物品質及增加選擇。這均需當局積極研究及支援，務求美食車計劃變得切實可行及可持續發展。主席，我們亦留意到預算案其中有一段指，"各部門應繼續按'收回成本'和'用者自付'原則，適時審視其收費。"我每次聽到這些論述便很擔心。我經常也想說，其實我們的差餉已包括了收集垃圾的費用，現在卻以這種論述再增加一項收費，變成雙重收費。事實上，不論是稱作垃圾費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膠袋稅，或即將"上馬"的玻璃樽收費，均是以"污染者自付"的名義徵收，表面上是寓禁於徵，實際上是增加收入，要市民分擔近年不斷上升的開支。可是，在這些開源的新機制下，普羅大眾及中小微企往往是首當其衝。

又例如廚餘，如果政府願意為捐助食物的業界提供退稅，每噸值多少錢也不要緊，我相信"惜食運動"會更有成效。事實上，香港庫房已"水浸"，當局在增收垃圾費前，最少應先減去差餉中垃圾處理的費用，以免令人感到——這也是事實——政府是雙重徵費。否則，我估計本會多位同事也會提出反對。主席，在最低工資的漣漪效應下，飲食業的工資成本已大幅增加。從統計處最新的數字可見，在各行各業中，2016年第二季飲食業每月工資中位數的升幅最高。與此同時，我們面對嚴竣的人手短缺，很多年輕人寧願投身較舒服的保安業或較高薪的建築業。然而，飲食業的毛利平均只是5%，很多中、小、微企更正做蝕本生意，所以"一雞死，一雞鳴"的情況在飲食業非常普遍。工會經常要求我們與建造業一樣加薪，這根本是在我們的傷口撒鹽，並不理解實際的困難。事實上，根據統計處的數字，洗碗工平均月薪約12,000多元，與侍應的平均月薪差不多看齊。市區的人手更緊絀，月薪可高達15,000元或以上。飲食業從來的要求也很卑微，並沒有強烈要求輸入洗碗工，只是希望政府能放寬輸入其他技術工種，避免"塘水滾塘魚"的情況越趨嚴重。我們既找不到人手，政府卻遲遲不肯放寬輸入勞工政策，越來越多業界對我說需要向機械化和科學化發展，例如轉靠中央洗碗、引入平台電腦落單系統、無線叫喚系統、增設網上訂枱服務等。不過，我們留意到當局新推出的科技券計劃，仍未有飲食業作出申請，相信與申請程序複雜和缺乏宣傳有關。事實上，經營食肆是很忙碌的，申請表過於繁雜，只會令業界卻步。我希望有關當局能夠留意及加以改善。主席，最近巴西肉事件再次引起社會對本港食物安全的關注。跟其他盛產本地食物的地區不同，香港有95%是進口食物，所以不可能只靠進口國家的監管工作來確保食物安全。香港也不可能經常派人往南美洲巴西巡查，因此我們確實需要提高進口食品的抽檢數量。

當局何不趁機認真考慮增加撥款，讓研究中的擴充計劃可適時配合。同時，增加化驗人手，提高化驗技術及設備，加快化驗時間，以及增加化驗數量，一旦有事故發生，亦可及時作出應變，減低對市民和業界的損害。主席，另一令業界失望的問題，就是很多牌照的申請處理時間仍然冗長。我已多次提出，當局應考慮把酒牌有效期延長至兩年，讓紀錄良好的食牌持牌時間由1年延長至兩年，減輕有關部門的工作量，從而調配人手，加快其他申請進度。雖然，當局指食牌每年續牌的做法可便利近年持牌條件不時變改的情況，但我認為這只是藉口，對迫切性的情況，當局仍可利用行政措施，引入新的持牌條件。況且，兩年也不是很長的時間。

說到全港性系統評估，又或當局最近經優化後而提出的BCA，最為人詬病的是，當局會針對評分低的學校，只說它們的不是。這些學校害怕被"殺"，便不斷操練學生。我知道過去當局亦提供一些專業的支援措施，幫助評分低的學校作出改善。但是，支援明顯不足，甚或令人感到監管多於支援。當局應深切反省有關做法，必要時增撥資源和加設支援隊伍，讓各學校，尤其是評分低的學校，深切明白當局是真心幫助學校，幫助老師，甚至改善課程，以提高學生的水平。

最後，我想說說職業教育。我和自由黨一直認為當局應加強實用的職業教育，以滿足市場對各種人力資源的需求。飲食業近年也向我反映，希望持續進修基金的資助範圍可納入飲食業的進修課程，讓更多年青人有興趣入行。既然當局已委聘顧問協助進行持續進修基金的檢討，探討優化基金的運作措施，當局應趁機把有關課程也納入資助範圍內。總括而言，我和自由黨認為今次的預算案不過不失，尤其是對中產和中、小、微企多了着墨。希望現屆政府把可以優化的地方盡量優化，至於以上一些較長遠的忠告及建議，則希望新政府能認真參考，帶領香港揭開新的一頁。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歡迎新"財爺"提出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在政府擁有928億元龐大財政盈餘的情況下，"財爺"動用351億元還富於民，也預留610億元投資未來，當中有實質措施，照顧弱勢社群，也有措施讓中產受惠。

首先，對於基層家庭，預算案提出多項一次性的紓困措施，當中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和鼓勵就業交通津貼也首次受惠於"出雙糧"措施，基層家庭也受惠於不同的短期紓緩措施，包括額外發放1個月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和傷殘津貼。對於中產階層，預算案除了寬減薪俸稅、寬免差餉，也擴闊薪俸稅的稅階，延長居所貸款利息扣除年期，以及提高個人進修開支的最高扣除額等。在民生政策方面，預算案也有大動作，包括回應了我們對安老服務的關注和建議，預留300億元用作加強安老、傷殘人士的服務，我們對此表示歡迎，也會積極跟進相關資源分配，以及具體的落實情況。此外，預算案提及到撥備200億元翻新體育設施；預留資源打擊"圍標"，這些均回應了社區和民建聯長期提出的訴求，值得一讚。至於經濟方面，預算案也提出預留100億元，支援香港創科、創新的發展，並增加工業用地。在扶助中小企方面，預算案提出寬減利得稅，延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以及豁免旅行社、酒店業和食肆牌費等。民建聯對這些措施表示歡迎，也希望當局考慮重推特別信貸保證計劃，以取代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因為特別信貸保證計劃深受中小企業的歡迎。主席，整體而言，預算案能夠兼顧各方，但預算案最敗筆的地方，是沒有為"N無人士"提供任何支援。由預算案發表至今，我仍然看不到關愛基金願意延長對"劏房戶"的租金津貼，或達致早前他們所說的"補漏"功能，為"N無人士"提供實質資助；也沒有為公屋居民提供租金寬免；沒有豁免長者自住物業應付的差餉，減輕他們的負擔；沒有下調"生果金"免審查年齡至65歲；也沒有剎停"0-1-1"方案，對此，民建聯表示失望，我們會透過不同途徑，繼續努力爭取。主席，為何我說預算案穩中有進呢？"穩"，是因為在政府擁有龐大財政盈餘的情況下，本來新"財爺"上任可以透過這份處女作大灑金錢、大膽突破，以博取更多的掌聲。不過，司長沒有選擇這樣做，整份預算案確實相當平實，沒有石破天驚的動作，也貫徹政府一向審慎理財的原則，相當平穩，而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是負責任的做法。今年預算案同樣錯估盈餘。我們過去多年批評，實質盈餘跟原先的預計有很大落差。不過，這個問題和現象，也不能完全怪罪於會計師出身的司長，因為他上任還沒有半年時間，承接上任"掌櫃"的帳簿，所以雖然預算案仍然錯估盈餘，但我不會將責任完全歸咎於司長。主席，除了平穩，預算案亦有兩個進步之處，值得一提，也值得一讚。其中一點，是司長透過預算案表達他對公共理財哲學的觀點；第二，司長推動成立稅務政策組研究改革稅制。

審慎理財是特區政府應有之義，不過，在前"財爺"的預算案之中，在龐大盈餘下，仍然推出"0-1-1"方案，壓縮部門的開支，對於增加經常性開支，前"財爺"通常回應一句，擔心引致"結構性財赤"。誠然，市民現在看不到結構性財赤，但卻認為出現結構性盈餘，令財政儲備每年有增無減。社會上確實有很多人批評政府公共理財哲學過分保守，看不到"量入為出"，只看到"多入少出"，甚至有人認為是"官富民窮"。主席，香港社會的問題千頭萬緒，其中一個原因，是不同階層未能充分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社會向上流動困難。對於這些問題，本來庫房"彈藥"充足，政府應該擇善有為，靈活運用公共資源，回應社會上不同的訴求。所以，我同意司長不應該狹窄演繹《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

主席，預算案第二個進步，是在第54段提出，在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轄下成立稅務政策組，審視一些稅務課題，因應本港目前面對的競爭和長遠的財政狀況，檢視稅務和調整相關安排。主席，香港稅基狹窄，政府收入來源單一。

雖然香港現時的財政狀況穩健，但我們都知道，香港是一個細小而十分開放的經濟體，的確非常容易受外圍經濟影響，而政府收入很容易受到直接衝擊。歷史亦告訴我們，如果香港面對亞洲金融風暴、科網股爆破及SARS的連環衝擊，我們的確有機會錄得數以百億元計的赤字。所以，要擴闊稅基，令政府收入多元和較為穩定，社會是理解和普遍認同。

說到底，是難以找到各方接受的方案，令稅基狹窄的問題遲遲沒有被廣泛討論或處理。陳司長這次拿出決心，成立專責小組，是期望審視和優化香港稅制的結構，擴闊稅基，應對高齡化社會，增加香港競爭力，為香港創富。這亦顯示司長沒有迴避問題。不過，本屆政府任期只到6月底，司長很可能未必能在本屆任期內，展開這項如此具挑戰性的工作。但是，我期望新一屆政府不要將這項工作再次掃到地毯下，而應展開這項工作的諮詢和討論。主席，雖然香港的經濟狀況表面不錯，但是，我們的確有很多隱憂。我們每年的GDP增長是2%至3%，失業率只有3%，的確可說是全民就業，但本港產業一直不夠多元化，而工資中位數亦多年沒有快速增長，長遠競爭力亦較鄰近的新加坡、上海或深圳相對下降。更大的問題是，本港樓價已貴絕全球，現時香港平均樓價與工資中位數的比例之高，亦是數一數二。全球化、科技發展以至量化寬鬆的"印鈔票政策"似乎在短時間內無法改變，必定令貧富差距的問題出現，而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貧富差距的趨勢亦不斷惡化。雖然政府有政策，但數字告訴我們，不能因為有政策而停止關心這個問題。另外，年輕人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覺得社會不夠公義；中產階層的負擔亦非常沉重；基層市民亦覺得生活艱難，前途無甚希望。這些情況，新一屆政府需要繼續透過資源再分配、改善民生等工作，達致社會安穩的根本。我認為一個社會必須提供適度的社會保障，並推行有效促進社會流動的政策，從教育、醫療和房屋政策方面，讓市民實質分享經濟成果。很多人提到，應該透過財富再分配以解決社會問題，這是絕對正確的，但我認為在談論再分配的同時，必須同時談論創富。正如新加坡前領導人李光耀先生多次強調，要談再分配，首先要創造財富，而香港必須依靠和鞏固本身的優勢，不斷發展，才能繼續創富。香港是中國境內最國際化的城市，亦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因此，香港需要繼續保持"一國兩制"的特色，以及維護本港既有中西文化薈萃、法制健全、低稅制及廉潔等制度和措施，在國家發展下，不斷抓緊機遇。主席，要發展經濟，便要聚積人才和錢財。今天由於時間關係，我先談人才。

我認為，本屆政府在提升香港整體勞動人才質素方面，成績不算很突出。首先，香港面對整體勞動力下降。香港人是優秀的，但很多擁有豐富經驗的工作人口正步入退休年齡，與此同時，我們看到很多青年人感到前路受阻，欠缺發展機會。確實，這些現象告訴我們，香港的專業人才有青黃不接的危機，而香港的勞動力亦出現萎縮。面對整體勞動力減少，我們經常聽到僱主說很難聘請合適的人才，即使加薪亦未必找到合適人選。

主席，香港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我們過去主要透過貿易和製造業輸出產品。但是，接下來，香港要跨到新台階，我們要依靠的，不應是貨物，而是人才。我們現時的服務業增值不算非常高，而我們的服務多是內向型，並非達致可以服務於大灣區、"一帶一路"國家，甚至全世界。所以，雖然司長不在席，但教育局局長在席，我希望我們在培訓人才和提升各行業競爭力方面，要不斷努力，不斷要求自己做更多，而香港自身的人才亦要看到，我們若要突破，眼光不應只集中在香港，而應該看大灣區和"一帶一路"，否則我們只會劃地為牢。整體而言，主席，民建聯會支持預算案，亦呼籲反對派停止"拉布"，讓惠民措施早日得以落實。

主席，我代表漁農界和民建聯，就漁農業、食品安全及環境衞生的政策發言。

其實，在財政預算案公布當日，我正在內地開會，是關於國家漁業政策對香港漁民的影響，例如休漁期和燃油補貼政策的調整。就有關政策，我當然一直與特區政府保持緊密溝通。然而，政府在這方面確實幫不上忙。在國家政策層面上，香港並不能作主。因此，在與內地與官員討論期間，當他們問及香港特區政府就上述兩項政策對漁民的影響持有甚麼態度時，我只能表示我是來反映意見的，並無任何立場可言。

其中較為特別的，也是有關漁農業。

究竟政府在這方面做了甚麼？

主席，根據匯賢智庫近日發表有關香港長遠競爭力的研究報告，自回歸以來，香港的競爭力一直存在不少隱憂，近年甚至有每況愈下的趨勢。2012年以後，香港經濟增長率持續放緩，平均每年只有低於3%的實際增長，2015年和2016年更進一步跌至只有2.4%和1.9%。此外，對於土地和勞工短缺兩個發展瓶頸，以及社會凝聚力不足的問題，香港都急需正視，並探求實際可行的解決辦法。特區政府現時坐擁超過9,350億元的財政儲備，單是2016-2017年度的盈餘已經高達928億元。我相信，政府有能力按社會需要作出更多承擔，關顧社會上不同階層市民的需要。所以，我希望下一屆特區政府能夠就香港長遠經濟及社會發展，投放更多資源，提振本港的經濟，讓市民生活得到更好的改善。財政預算案應該為香港經濟發展策略訂立願景，但近年的財政預算案予人感覺只是追求收支平衡，未能展現特區政府為未來投資的決心。我對此表示失望，同時更希望下一任財政司司長不會好像過去的"財爺"一樣，被指是守財奴，而是能夠以新思維和具有前瞻性的目光，引入配合香港實際發展需要的理財哲學，善用盈餘，加強政府作為市場促進者的角色，以及為青年創造更多的機會，讓他們可以向上流動，為香港的未來創建更穩固、更具發展潛力的經濟環境。主席，在這個星期一，我聯同一群新民黨和公民力量的新界東區議員，與食物及衞生局副局長陳肇始教授等官員會晤，反映了我們對新界東的公共醫療服務、公眾街市管理及環境衞生問題的關注，並提出一些改善建議供局方參考。就公共醫療方面，有多位區議員均表達了相同的訴求，希望政府可以投放更多資源，增加威爾斯親王醫院和將軍澳醫院的醫生、護士和輔助醫療服務人手，為新界東居民提供更全面、更能滿足他們需要的公營醫療服務。此外，我們也希望政府能夠加強沙田、大埔區的普通科門診和牙科服務，尤其是長者牙科服務，令更多長者能夠及早接受牙科服務和治療，使他們活得更健康和快樂，也間接減輕長者醫療的負擔。我相信在這個問題上，大前提是政府要先確立牙科為公營醫療系統的一部分，並加強相關醫療人手的培訓。現時，政府牙科服務最大的問題是牙科醫生嚴重不足。在過去，牙科生的學額每年只有20個，可能政府近年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所以逐步增加牙科生的學額，在2018-2019年度，已經增至70個。增加學額無疑是一個好開始，我希望政府能夠全面檢視和評估市民對牙科服務的需求，將牙科納入公營醫療系統，並及早完善相關的醫療規劃。事實上，本港現時的公私營醫療系統已嚴重失衡，醫院管理局體制過度膨脹，負荷極大。財政預算案提出為醫管局未來10年發展預留2,000億元，我認為難免會增加公營醫療系統的壓力。提升醫療系統效率的最理想方法是：加強衞生署的角色，於各區開設基層醫療診所和發展預防醫學，以協助病人分流，減輕醫管局的負擔，縮短病人輪候診症的時間，改善公營醫療系統內的分工安排。主席，房屋問題也一直為市民帶來很大的困擾，我昨天與葉劉淑儀議員探訪新界東的兒童。

除了租金貴、樓價高和"上車難"外，大廈維修和管理對於很多舊樓業主和住戶也是一大難題。香港樓宇老化和人口老化的問題同樣重要，亦是迫在眉睫的。現時本港有近6,000幢樓齡超過50年的舊樓，大部分已日久失修。大廈維修和管理涉及多個專業範疇，包括工程、測量、審計和法律等，但民政事務總署在支援業主和法團方面的資源嚴重不足，其角色亦不清晰。不少業主面對大廈維修和管理問題時，都會感到求助無門。財政預算案提出撥款3億元予市區重建局，以優惠價格參與"招標妥"服務。但對於全港眾多小業主而言，這3億元撥款只是杯水車薪。我認為，政府應該增撥資源，設立一個提供一條龍服務的支援平台，由民政事務總署負責統籌及聯繫政府各相關政策局與部門，為業主和法團提供全面支援和協助，包括聘請測量、工程、保險、法律和調解等專業人士，以至回答維修工程招標事宜的相關查詢和提供協助。我相信，加強大廈維修和管理，不單可以改善樓宇安全，同時亦可延長住宅單位可供使用的壽命，減低市場上單位的流失量，對增加住宅單位供應會有莫大幫助。最後，我想指出公務員的問題。一直以來，香港擁有一支高效率、高質素及表現卓越的公務員團隊，不過，近來市民對政府的訴求、期望和不滿持續增加，不單令不少公務員要面對前所未有的壓力，更嚴重打擊公務員團隊的士氣。所以，我認為政府有必要正視和積極跟進公務員的問題，鞏固和提升公務員團隊，維持高效和優質的服務水平。其中，政府可從兩方面着手，包括部門領導需要做好"掌舵人"的角色，為部門制訂清晰、明確的工作方針；至於公務員對服務條件的訴求，更加是不容忽視的。多年來，公務員在住屋、醫療、服務條款、和延長服務年期等多方面提出多項訴求，但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卻未就這些問題作出財政上的安排，顯示政府在改善公務員待遇、挽留人才、維持公務員團隊士氣和提升公務員團隊的歸屬感方面，也是有待努力的。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多謝。

我們可以看到，政府這次提出的財政預算案，能夠緊貼施政報告作出相應準備，在促進經濟、建設社會和紓解民生方面均有着墨。不過，市民最關心的是房屋問題，而施政報告對房屋問題其實着墨不多，都是說一些土地資源的資料。但是，所有資料其實都是一些數字，能否將這些數字變成實質一間間房屋，讓市民入住，安居樂業？這裏說的，除了政府的公共理財新哲學之外，還要有一個為市民安居樂業的規劃新哲學。我個人對這些賠償安置方案的看法是，政府雖然在聽取民建聯過去一些意見後，已經對方案有所改善。但是，這項發展仍然流於一些傳統方式。

在未有一個妥善安置方案時，政府便要他們遷拆，這很難令人願意交出土地，以協助全港市民，盡快興建更多公屋讓輪候人士"上樓"。

說到底，因為發展新市鎮的是發展局，負責安置或公屋供應的是運輸及房屋局，兩個局沒有好好協調。

以北區為例，我們經常面對交通擠塞問題，這是源於人口越來越多，將來發展新市鎮一定有更多人口遷入。的確，在新市鎮裏面已經規劃了一定的道路配套，但這說的是區內配套，最終新市鎮的居民要到九龍、香港就業的時候，他們仍然要經吐露港公路，仍然要面對塞車問題。所以，對於這些配套，如何興建更多公路接駁市區，甚至在目前東鐵已經飽和的情況下，興建一些輔助鐵路出市區，這是很重要。我希望政府在發展新市鎮，或者提供土地興建公屋的時候，先研究如何做好配套規劃。

政府說到配套，經常引用一套標準的規劃準則，考慮當區有多少人口，從而興建多少間醫院、多少個圖書館，設置多少設施。

現在高局長在席，我用醫療服務為例，北區醫院除了要照顧北區30多萬居民外，跨過北區一河——深圳河——一河之隔的內地有很多香港居民，他們因為遷到內地居住，以及"單非"及"雙非"兒童，他們需要醫療服務的時候，很多時都會到香港最就近的醫院，即北區醫院。所以，相信高局長都知道，北區醫院有很大的醫療壓力，因為它不單照顧30萬北區居民，還要照顧一些跨境在內地居住的香港市民。雖然政府現在有一個時間表，但我希望局方能盡快增撥資源投入北區醫院，立即擴建北區醫院及增加服務。

當然，政府做好這些後，在日後興建房屋達標後，我想說的是，現在"上車"難，但"上車"後同樣面對問題，特別是近年市民經常看到圍標風氣非常嚴重。我暫且不說圍標，因為在圍標的陰影下，很多屋苑要進行大維修或維修，當討論到費用的時候，大家都會人心惶惶，都有疑心，這形成業主和業主之間一些矛盾、業主和業主之間的互不信任。所以在今次的預算案中，提出預留3億元讓業主以優惠費用，參加市區重建局推行的"招標妥"樓宇復修促進服務，我們是非常支持。這項服務能協助市民取得樓宇維修所需的技術支援，減低圍標的風險。局方估計，未來5年會有約4,500幢樓宇業主因而受惠。無可否認，"招標妥"對業主是一件好事，我們當然歡迎政府撥款為小業主提供資助。"招標妥"安排獨立人士進行市場估算、處理招標文件、以電子平台招標，這些均有效減低招標過程中出現操縱或干擾的風險。"招標妥"的理念雖好，但過去申請宗數不多，少於50宗。為何有如此好的服務，仍只得不足50宗申請呢？政府就此有需要大力增加宣傳，積極向業主和法團介紹計劃。另外，"招標妥"服務基本上只能做到"成功揀標"，選好承建商後的工程監督及驗收工作，甚至質量問題等，均須業主繼續跟進。

所以，我們希望當局擴闊"招標妥"的服務範圍，完全覆蓋整個維修工程，除招標外，更監督工程進度和驗收，令業主獲得更全面的保障。長遠而言，市民其實普遍希望政府在樓宇維修上有更大承擔。民建聯過去一直建議成立"大廈維修管理局"，我們希望政府能把"招標妥"服務恆常化，並透過管理局的架構以一條龍方式，協助業主處理大廈維修招標和驗收工作，為業主提供可靠的支援。

民政事務局早前就《建築物管理條例》提出新修訂建議，當中接納不少民建聯過去提出的訴求，包括提高大廈維修工程的門檻，增加授權書運用的透明度、增加刑事制裁的適用範圍及罰則。我相信這些措施能加強保障小業主，為大廈管理帶來新氣象。但是，另一方面，我們認為這些新建議仍不足。首先，局方建議授權書須由受託人加簽，而受託人亦須作出聲明，以表示其持有的授權書是誠實地取得，並會準確履行業主的投票指示。我們擔心單單透過聲明難以確保受託人會確實履行業主的投票指示，局方也要推出確切的措施或監察機制，確保受託人確切和嚴格執行業主的指示。此外，有業主向我們反映，現時有一些不法分子透過利益或款待收集業主的授權書，以此操縱法團決議，為他們提供利益。報章過去其實也曾多次報道相關事件，但無論是現時的《防止賄賂條例》或大廈管理相關法例，均未能涵蓋這類行為，而政府一直也未有行動正視這類問題。所以，我們希望局方能研究修訂法例，又或在授權書內列明，禁止代理人透過利益或款待收集授權書，避免不法分子借此操縱法團運作。

現時民政事務總署的大廈聯絡主任除協助大廈成立法團及出席法團會議外，更要兼顧很多其他地區發展工作，未能專注協助大廈管理。再者，現時的大廈聯絡主任並非專業職系，每隔數年便會被安排調職往其他部門或職位，這都會影響其在工作上的積極性。有法團更指部分聯絡主任出席會議時，基本上可能光坐着，甚至迴避涉及大廈管理的問題，表現並不理想。所以我們希望局方和政府能增加資源，提升大廈聯絡主任的服務質素，以"專職專責"模式讓大廈聯絡主任能專注大廈管理相關的工作。再者，希望當局能向他們提供更多培訓，讓他們做好協助大廈維修管理的工作。總括而言，工程圍標問題嚴重影響招標過程的公平公正，令維修工程的中標價遠高於市場合理水平。

打擊圍標絕對不能怠慢，我希望政府除了讓市民"上樓"外，也能為市民"上樓"後安居樂業，盡一分努力。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支持《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今年陳茂波司長發表本屆政府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受惠於賣地收入，本財政年度盈餘預計高達928億元，是9年來最高。但是，預算案未有增加"派糖"或大幅減稅，反而從盈餘中撥出610億元推動安老、體育康樂和創新科技發展的前瞻工作，表面上算是較好地運用了本財政年度的巨額盈餘。然而，總體理財哲學仍嫌保守，未有更好地善用龐大的財政儲備投資未來。預算案的其中一個亮點，便是提出成立稅務政策組，大膽提出檢視稅制競爭力及正視稅基狹窄問題，時機相當合適，具有前瞻性。其實，香港的一些商會、學會及智庫等機構在10多年前已提出檢討稅制的建議，甚至司長都曾力推成立"稅務政策組"。香港對上一次全面檢討稅制已經是41年前，以今天的國際經濟和稅務環境來看，香港所奉行的簡單低稅制吸引力已大不如前。近年，鄰近國家、歐美以至內地自由貿易區均以稅務優惠手段爭取投資，促進特定行業的發展。

可惜，預算案在經濟發展部分乏善可陳，尤其是在中小企、工業及創新科技產業上的財政及政策支援方面更是令人沮喪。我期望政府能在這方面多下工夫，善用儲備，增加投資促進多元經濟，令香港的發展可以走得更遠。本地企業超過九成是中小企，對香港的未來發展舉足輕重。比較上年度與今年度的預算案，在中小企發展方面，支援措施在整體上是大同小異，未見新猷，我對中小企能否確實受惠表示擔憂。面對環球經濟前景不明朗，工資及租金持續上漲，加上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已令他們應對經營環境舉步維艱。我認為現時中小企的發展制約，是政府扶助中小企的力度明顯不足，而預算案的相關內容亦未能切實照顧他們的需要。我認為鄰近地區政府，在中小企優惠措施的進取態度值得我們借鑒。例如新加坡在最新的預算案中，建議對一些可能面對成本或現金流管理問題的公司提供"加薪補貼計劃"和"特別就業補貼"，相對於特區政府的小修小補形成強烈對比。近年，很多國家已透過寬減企業利得稅作為吸引外資及鼓勵創業的籌碼，因此，我建議政府為中小企推出一系列有關稅務的恆常優惠，當中包括為微利及初創企業訂立較低的利得稅稅率，以及為在香港設立地區總部的海外企業提供稅務優惠。代理主席，在產業發展方面，我想談談一個傳統但已非支柱的產業，便是工業。雖然香港經濟早已轉型專注於服務業，但本港製造業就業人數佔總就業人數的3%，政府絕不能對他們置之不理。事實上，近年歐美發達國家已積極重塑製造業的優勢，內地亦啟動了"中國製造2025"，說明了製造業才能為本地經濟體帶來最實際的好處。自從2015年國務院推出"中國製造2025"後，內地正推進由"中國製造"邁向"中國創造"的發展，以及"由大變強"的產業升級任務。包括全面提升產品技術、工藝裝備及能效環保等水平，同時放寬現代服務業市場准入，以促進專業和高價值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並協助製造業提供附加值。可惜的是，政府在預算案中未有正面回應，以及提出一系列的回應措施以把握當中機遇。預算案只提及擬成立創新、科技發展與再工業化委員會，以統籌香港的創新及科技發展，以及再工業化的進度，着墨太少。其實，香港若能凝聚官、產、學、研各方的力量，透過引進內地資金及在某種先進領域包括機械人技術、生物醫藥等與內地開展產業協作，以及善用自身的優勢，特別是"香港製造"的品牌效應，將有望在國家打造世界級工業體系的洪流中讓製造業重新出發。同時，亦能在過程中利用香港在專業服務上的優勢，以及對知識產權的較佳保障，把海外技術轉移至內地，為"中國製造2025"提速。我期望新一屆政府能夠與內地省市在工業發展方面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包括稅務優惠、人才培育與引進、勞工供應、市場渠道、信息及法規等方面的配套，藉以優化本地及香港鄰近地區的經營環境，增強企業投資工業的誘因。此外，新成立的委員會亦應以寬闊的視野為再工業化制訂全盤策略，集中和有針對性地推動再工業化，重塑本地工業與提升境內工業結合起來，為支撐珠三角港商的持續發展建立長效機制。在新興產業方面，我想談談預算案均有不少着墨的創新科技產業，隨着全球化步伐加快及科技水平攀升，創新科技產業將呈現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它關乎香港長遠的競爭力，亦是推動產業多元化的關鍵所在。然而，香港在創新科技方面的投入嚴重不足，只佔GDP的0.73%，遠低於全球其他地方所佔的2%至4%，其中政府的投放更只有0.4%，背後的原因林林總總。在政府層面上，過去一直扶持單一行業，屢失發展良機；在行業生態上，香港在創新科技的"一頭一尾"，即中小學教育和科研商品化均嚴重不足，加上土地資源有限和地價高企，均對創新科技發展造成阻礙。雖然創新科技產業是現屆政府的其中一項施政重點，但與上年度的預算案比較，今年度的預算案基本上完全沒有新的資源投放，所引用的均是去年已經公布而未落實的措施和資源，當中180億元用作推行多項措施，悉力與持份者完善香港的創新環境，推動創新發展等，都是舊瓶舊酒。較去年新增的47億元的做法，相對更為保守。即使預算案提出預留100億元支援創科發展，局長亦無清晰交代有關投放策略及資金預算。我實在看不到如何能解決香港科研投放資源長期不足的問題，令人失望。

為了更有效地扶助創新科技產業及鼓勵企業投放更多科研資源。我希望政府能夠採取更積極的態度，加強企業與研發中心和大學合作以外的誘因，提供更多元化的資助模式，例如融資和稅務優惠，否則創科產業只會延續流水作業式的運作，裹足不前。港深兩地政府近期協議共同發展河套區成為港深創新及科技園，面積將達至目前科學園的4倍，就業機會可達至4萬人。這次機會，無論在推動香港產業多元化、開拓香港經濟新增長引擎、進一步提供更多青年向上流動，以及促進區域，尤其是港深經濟加強合作等方面，均能達至多方共贏。然而，如何先檢視現行政策上的障礙並加以改良，制訂有效政策和平台、推動官產學研並與內地相關業界進行跨境合作，以至如何吸引大型科企及資金願意進駐等，均需要政府的積極參與。司長在預算案甫一開首，不停問自己，其中一句是："怎樣才會感覺到幸福"。就此，我想回應司長一句，幸福不是必然。雖然香港要開創一片新天地，不能單憑一份預算案，但如果沒有把握機會，發揮潛力，而是因循守舊，蕭規曹隨，還談甚麼要市民有理想的生活，感覺幸福，全部都是奢言。

代理主席，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可算是穩中有進。在民生及紓解民困方面，政府提出了多項措施。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亦能配合施政報告的建議，撥出資源推動經濟發展。但是，我過往就預算案在九龍東召開了接近20場居民大會，很多街坊的主流問題是：既然今年政府庫房"水浸"，為何紓困措施中沒有公屋免租1個月或2個月？

市民普遍覺得政府在庫房"水浸"的情況下，應該減輕基層市民的負擔。政府有錢，自己卻要捱窮，市民難免感到失望。接着我想談談市民最關心的房屋及安老問題。在房屋政策方面，現時很多市民仍在等待"上樓"、"上車"，可以有一個安居之所。我知道，在政策分工上，財政司司長並非房屋政策的掌舵人，因此一如既往，預算案內涉及房屋政策的建議並不太多。但是，沒有土地便不能建屋，而土地發展雖隸屬發展局，發展局的直屬上司卻是財政司司長，而新任"財爺"剛好當了4年多的發展局局長，對土地發展亦非常熟悉。因此，我有數項關於房屋和土地政策的論點，希望司長可以考慮一下。現時，本港物業市場交投雖然並不活躍，但卻出現非常亢奮的情況，內地企業對投地更異常積極，市場更形容為"癲價"。在麪粉價飆升推動之下，麪包價自然會同步上升。水漲船高，更令樓價只升不跌的預期不斷蔓延，吸引更多投資者及海外資金入市，亦令業主不敢換樓，因為很多業主都說，今天把樓賣出後，不知道明天能否買回來。我明白當局為了進行需求管理，將樓市"辣招"不斷"加辣"，最近更劃一徵收15%印花稅，相關的條例草案正在本會進行審議。可是，觀乎市場反應，這些"辣招"的效力似乎比想象小，而副作用卻比預期大。究其原因，是這一波又一波的升浪主要由賣地結果推動，但政府在賣地安排上卻沒有作出任何調整。代理主席，自2011年下旬起，即司長擔任發展局局長前，政府開始將定期賣地安排由公開拍賣改為招標，而有關安排在當時來說是有其良好意願，就是希望投標者可以冷靜地按其發展計劃及對市場的評估入標競投，坦白一點說，就是避免公開拍賣的氣氛過分刺激樓市。但是，從另一角度來看，招標對本地中小型發展商較為有利，在某程度上可以透過引入市場參與者推動住宅供應。不過，在現行招標制度下，市場除了中標價外，對第二和第三出標價一無所知，遇上極為進取的中標價，便很容易被理解或被渲染為正常市場價，結果每一輪招標結果公布，都會為樓價火上加油。我們明白即使改為公開拍賣，某些買家仍會抱着志在必得的態度出價，但在增加透明度下，公眾及市場最少可以自行判斷賣地結果。此外，在公開拍賣下，即使個別買家異常積極，也不會跟錢過不去，在上一口價之上突然叫高幾口價。當然，在今時今日的搶地氣氛下，繼續暗標投地，庫房收到的地價隨時可超出市場預期的兩三成，這直接關乎政府的收入，但這種偏離市場預期的地價，正為熾熱的樓市注入更多泡沫，而政府的賣地安排會否變成幫兇呢？我希望司長或局長可以衡量一下。代理主席，之前我亦曾提及新"辣招"的效力比想象小，而副作用卻比預期大，但我不是要反對實施新"辣招"，因為要應付樓市的非常情況，使用非常手法實屬無可厚非。我們應該盡量避免可能出現的"漏招"，亦不要殺錯良民。對於政府昨天宣布實施、今天正式生效的樓市新"辣招"，打擊利用首置"一約多戶"的漏洞，我們表示歡迎。

但是，現時市場的信息非常清楚，就是有相當數量的投資者不斷利用這個"辣招"漏洞，以一張買賣契約大舉購入大量單位，結果令真正用家更難"上車"，這根本違反了"辣招"的原意。故此，當局提出堵塞這漏洞，我覺得"遲總好過沒有"，實屬應當。其次，在"辣招"之下，只要是真正換樓的買家，便能獲得豁免新的印花稅。但是，現時市場交投並不活躍，如果在換樓時採取先賣後買的方式，隨時不能再"上車"，故此正常的換樓安排是先買樓，後賣樓，結果便要先付15%印花稅。舉例來說，以一般600萬元的單位為例，過去即使預繳雙倍印花稅也只是36萬元，但在新制度下，預繳15%印花稅將需費90萬元。

若換樓家庭無法處理這問題，簡單而言便要放棄這個安排，這不但會殺錯良民，更重要的是會令換樓的買家減少。在二手低價單位的供應量進一步減少之下，自住首置買家的選擇將更少，這變相是另一殺錯良民的做法。我們相信政府若願意為真正的換樓買家提供更多便利，例如分期付款、延後付款，甚至邀請銀行推出一系列過渡性貸款，應可減少新"辣招"的副作用。代理主席，最後一點，是希望司長能考慮關乎土地供應的問題。覓地難是眾所周知的問題，我在施政報告辯論中已多次提及，但大家較少討論如何調動私人發展商土地儲備的問題。其實，在2014年，政府已推出"補地價仲裁先導計劃"，希望透過加快私人土地補價，推動住宅發展，可惜該計劃自2014年10月推出後，兩年多來成效一般，僅錄得一宗成功個案。當然，現時非本地發展商投地勇猛，多少迫使本地發展商轉而動用自己的土地儲備，但由於政府賣地價節節上升，相信補地價亦不會便宜，結果政府和發展商在補價上的拉鋸便曠日持久。因此，即使政府建議將先導計劃延長兩年，我估計其成效亦未必有太大驚喜。既然如此，政府可否考慮混合發展的方向，即是以補地價折扣甚至不收補地價，讓發展商發展手上的土地，條件是發展商必須同時興建一定數量的資助房屋，可以是公屋或居屋，並交由政府或香港房屋委員會分配。這種模式類似私人參建居屋，但分別之處在於土地由發展商提供。現時政府手上欠缺土地，但不缺金錢，若能以補地價收益換取在私人土地發展公營房屋，可能比大規模收地更為可取。我們明白在構思上還有很多細節需要處理，也很容易被人以官商勾結作理由炒作一番，但作為司長及土地供應督導委員會的領導者，他應作多方面考量，為下屆政府的覓地工作多走一步，多作不同研究。代理主席，接着我想談談長者福利的部分。九龍東是長者人口最多的地區，我本身是觀塘區的民選區議員，所以也想藉此機會談談長者的心聲和長者政策。在香港，超過65歲便會被視為長者，我們認為所有長者福利應劃一由65歲開始，也很高興政府接納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建議，將長者醫療券的受惠年齡由70歲降至65歲，讓更多長者受惠。對於政府放寬長者生活津貼的資產限額，以及增加高額長者生活津貼，街坊普遍表示歡迎，但同樣屬長者福利的"生果金"，卻要70歲以上人士才可申請，政府應否考慮讓年滿65歲的長者免審查領取"生果金"，向全民退保邁進一步呢？我們亦要求擴展關愛基金的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至65歲或以上的長者，讓他們能夠安享晚年。現時有關資助是提供予75歲以上的長者，但很多長者告訴我，既然庫房現時"水浸"，為何不能考慮將資助年齡進一步降低，讓他們在剩餘的年月有一副好一點的牙齒呢？此外，政府在廣東計劃下再度實施一次性安排，在1年時間內，豁免已移居廣東省的合資格長者須在緊接申請日期前連續居港最少1年的規定。不過，我認為這樣做仍不夠理想，政府應永久豁免這項要求。不少長者年滿60歲後可能已經不再工作，移居廣東，為領取廣東計劃下的津貼而專程回港居住1年，實在不合情理。所以，我希望廣東計劃可以實際一些，真正方便長者而永久豁免有關申請前連續居港1年的規定。當然，新實行的福建計劃亦應有相同的安排。現時參與廣東計劃的長者的子女，並不能申請供養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稅額。香港長者移居廣東省或福建，大部分原因是內地物價水平較低，長者可利用手上有限的退休金在內地享受質素更佳的生活。雖然父母在內地居住，但身在香港的子女普遍仍需供養他們，所以民建聯建議政府應優化有關計劃，作出更個人化的安排，讓參與廣東計劃、福建計劃的長者的子女可申請供養非同住父母免稅額。至於實際的免稅數額，我相信可有討論的空間。民建聯亦建議准許兄弟姊妹攤分供養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免稅額，以及扣除長者住宿照顧開支，避免兄弟姊妹間因為這個問題出現爭拗，並可鼓勵他們供養父母。代理主席，最後，我想特別轉達街坊的要求，他們的主流意見是希望立法會能盡快通過預算案，以期盡快落實預算案中提出的"出雙糧"、高額生活津貼及其他惠民措施。我也希望政府能就今次的預算案聆聽民間的意見，因為這些意見是我們在地區舉行接近20場居民大會，以非常實在、貼地的方式收到的居民意見。希望政府能在稍後的回應中，讓我們知道政府有何處理方法。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就各項經濟及民生議題提出的措施，可算是從善如流，務實積極，一方面能夠配合政府的施政，另一方面亦可以關懷到各界所需。在扶助中小企業、減輕中產人士負擔、社福民生及教育文化等方面，均有針對性措施，惠及商界、中產人士和基層市民，有助香港在目前經濟不明朗的情況下，提高競爭力，迎接新挑戰，市民對預算案的反應亦算正面。預算案合共推出351億元的一次性"派糖"紓困措施，包括寬減薪俸稅和利得稅、豁免差餉、額外發放1個月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及傷殘津貼等；增加薪俸稅邊際稅階、延長居所貸款利息扣稅年期至20年，這一系列措施，均惠及中產人士和基層市民，獲得社會的普遍認同。除了"派糖"，預算案亦放眼社會未來的投資，投放610億元，推動安老服務、康樂體育及創新科技發展等前瞻性工作。代理主席，為了迎接環球新經濟秩序帶來的挑戰，香港是迫切需要投資未來，尋求新的增長點，以提升整體的競爭力，因此，我十分關注3項範疇的發展，便是創新科技、旅遊和教育。入正題前，先容許我談談剛於星期日舉行的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今屆有不少新晉導演和創作人獲獎，據官方統計，入圍的新晉導演平均年齡只有34歲，證明香港的年輕一代，是非常有才華、創意十足、想象力無窮。而剛過去的特首選戰，亦不乏年輕的競選辦人員，為各候選人出謀獻策，主打網絡宣傳戰，不少動人畫面、片段和文宣工作，均是透過社交媒體發放，令人印象猶深。年輕人的創意和才華是毋庸置疑的，問題是，我們怎樣協助他們發揮天分，繼而令他們可以在人生旅途上發光發熱？香港電影和特首選戰，帶給我們的啟示是，信任我們的下一代，給他們時間、空間和機會。近年很多年輕人選擇創業，香港的初創風氣已經漸漸形成，根據政府給我們的回覆，在2016年，香港有1,920間初創企業，較2015年增加了24%，僱用超過5,200人。這些初創企業大部分從事電腦資訊科技、電子商貿、專業或顧問服務等範疇。政府將會投入20億元在創科創投基金，帶動更多科技公司在香港成立，為本地青年創造更多高增值的職位。我十分歡迎政府這項舉措，期望可以進一步推動良好的初創氛圍。與此同時，政府亦成立創新、科技發展與"再工業化"委員會，統籌進程，我期望委員會日後會研究與產業相關的法律檢討工作，拆牆鬆綁，令創科產業可以持續地發展。創科是近年來最有潛力的經濟產業支柱之一，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到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構建珠三角經濟區的9個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建成"三藩市灣區加強版"的高科技城市群。長遠而言，對香港是一個很大的機遇。三藩市灣區的成功之處，必然是科學技術、商業模式創新，走得最前；而頂尖的教學與研究，便滋養了這個區的成長。加洲大學柏克萊分校、史丹福大學等頂尖學府，每年培育大量人才，只有源源不絕的"新血"，才可以確保一個經濟區的健康發展。政府花費在建構創科基建的同時，亦要花時間心思在軟件方面，包括教育、研究和法例檢討，而最重要的是，信任年輕人，給予他們時間、空間和機會。只要我們肯花資源培訓人才，香港經濟將會更多元化，城市更有生命力，亦能夠充分把握國家的發展機遇，前途無限。代理主席，第二點我想談談旅遊業。旅遊業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佔本地生產總值約5%，就業人數達27萬人，亦帶動了其他相關行業，包括零售、酒店及餐飲業。過去旅遊業是本港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之一，但去年開始，訪港的內地旅客卻持續減少，人均消費亦相應下降，敲響了行業危機的警號。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最新的數據，今年截至2月，過夜的旅客人數平均較去年同期上升4.5%，有439萬人次，如果只看數據，似乎整體有回升趨勢，但我認為絕對不能掉以輕心，過分樂觀面對當下局面。去年8月，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創研庫發表了一份調查，顯示訪港旅客的消費模式有顯著變化，他們來香港，已不再是單純大額購物消費，年輕一代的旅客更期望了解香港歷史文化，感受不同面貌的香港。所以，業界應該尋找更長遠的出路，不能再消費過去"購物天堂"、"美食天堂"的老本，不斷"食老本"的後果，就是將會被其他鄰近國家和地區"爬頭"。今年預算案延續了去年的政策，繼續豁免旅行社、酒店、旅館、食肆等一年的牌照費，又撥出2億4,300萬元支援業界，當中1,200萬元用來資助具本地特色的旅遊活動，500萬元則用來資助業界推廣綠色深度遊。代理主席，預算案的確回應了過去社會對旅遊業以內地旅客及消費為主導的批評，但是，香港本土的旅遊項目，是否有足夠吸引力吸客呢？如果政府能夠放寬住宿作為體驗旅遊，吸引力必然大增。較早前，荔枝窩獲得馬會撥款5,000萬元，修葺25間村屋，推行"客家文化體驗村"，日後文化村落成後，旅客可以租住村屋，欣賞鄉郊風景，感受獨特多元的香港。這正是我早前就"充分發揮本地旅遊資源的優勢"的議案發言中，所指的生態旅遊發展方向。然而，荔枝窩做得再好，香港亦只得一個荔枝窩，單靠這個地點，並不足以撐起整個生態旅遊的大旗。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做好生態旅遊，必先做好配套，發掘更多適宜作生態旅遊的地點。香港其實還有不少偏遠鄉村擁有天然美景及人文文化，只要政府肯增加資源，協助有條件的偏遠鄉村復村，發展生態旅遊將會是旅遊業的另一條出路。最後，我想談談教育。已故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曾經說過："教育者，非為已往，非為現在，而專為將來。"教育好我們下一代，是一個良心政府應有之義和應盡之責。人力資源，素來是影響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政府必須大力投資教育，以培育人才，促進香港社會和經濟持續發展。政府今個財政年度，投放在教育的開支總額，達到786億元，較上年度增加5.2%，其中落實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增加資助小學撥款，向多元卓越獎學金注資2億元，可見政府對於教育的投入和長遠承擔。然而，教育除了硬件投資，當局亦應注意培養學生的心靈、性格和抗逆力。

我在此促請政府，必須善用盈餘，與廣大市民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投資未來。整體而言，預算案在紓解市民壓力方面，提出了多項針對基層及中產的實質措施，亦有兼顧長遠發展的策略。因此，我支持通過《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讓市民安居樂業，也為新一代創造向上流動的機遇。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每年就財政預算案進行辯論時，我都喜歡就過往數任財政司司長的特色作一比較。當年，曾蔭權先生擔任財政司司長時，他予人的最深刻印象是"打大鱷"，是一位"打大鱷財爺"。至於曾俊華先生，則先後給市民留下不同印象，例如"守財奴財爺"、"估錯數財爺"，而我給他的外號則是"抽水財爺"，因為某年的施政報告提到水質改善，但他卻未有在預算案中相應作出撥款。去年，我曾跟他說希望他能做"千里眼財爺"，在制訂預算案時能有更長遠的目光。

因此，今年的預算案只可說是"穩穩陣陣"、四平八穩。《陋室銘》提到，"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

所以，我深明以下發言的對象應為下一任"財爺"，希望他到時能考慮我將要提出的種種期望。

其次是教育，最後是水質，因為我知道改善維港水質需要龐大資源，可能需要長時間投入資源才得見明顯的改進。去年，政府和財政司司長在醫療方面已算是"找了數"，表示會在未來10年撥出2,000億元，即每年200億元，這比起我們要求的每年100億元還要多。

不過，這2,000億元還包括了其他恆常開支，而且"0-1-1"方案毫無寸進，牙科流動醫療車的建議亦不獲接納。

根據2014年一項橫向比較研究，香港當時的中產人口比例是30%，英國是46%，美國是51%，南韓則是53%。換言之，香港的中產人口比例相對較低。

而且，很多公開數字均已說明，到了2041年，每3人當中便有1人是長者，每8人當中便有1人是80歲或以上的年邁長者。

我們亦一定要考慮，《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香港要力求收支平衡，第一百零八條則清楚訂明要實行低稅政策。

我完全明白全民退休保障在社會上具有爭議性，因為一旦說到"全民"，便意味無論是否有需要的市民都可領取退休金。

我很欣賞上任"財爺"所言，創業並非年青人的專利。所以，我們一直爭取設立失業轉型貸款基金。

如果政府可以增加創業基金的撥款，由只得3億元增至10億元，便可同時照顧那些轉為自僱的人士的需要。

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剛才同事所說的高科技發展、大學知識產權產業化、教導年青人如何重投市場，例如開發環保車輛、無人飛機，我們也必須注意香港現時已再非學位壟斷的時代。我們要think out of the box，因為傳統那種"填鴨式"的考試制度，並不能培養出足以應對全球科技高度發展的人才。

除了政策之外，我們的教育制度亦是千瘡百孔。香港大學最少已出現兩次傳媒均有報道的集體欺凌事件，這實在令我們感到很痛心。究竟教育制度出了甚麼問題？年青人宣誓也可鬧出辱華事件，顯然除了知識和技術的傳授之外，現時的教育制度對年青人的個人品格、社會文明、國家認識和民俗感情的培育，均是非常薄弱。當局真的要下定決心改革教育制度，除了經常提到的TSA、BCA，通識科的考核制度也應一如我多年來所說，有所改變、簡化，減少考試的比例。

最後要談談房屋問題。

買樓屬投資行為，帶有風險，可能會弄至焦頭爛額，但如果人們仍然希望"上車"，政府確實可以重新考慮推行首期置業貸款，協助有穩定工作的家庭置業。

對於這類人士，政府應考慮如何解決他們的居住問題，其中一項最即時的措施就是提供租金津貼，因為即使立即建屋也未必來得及。

代理主席，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我認為只要大家願意多想，仍然是有機會的。

代理主席，香港在2017年3月創出一個新高，我們的儲備有9,360億元，非常厲害，正所謂"庫房水浸"。但是，我們有過百萬基層市民卻仍然過着非常貧窮的生活，我們有無數"劏房戶"，無數在議事廳未必能直接接觸得到的基層市民。代理主席，在過去數個月，我曾到不同地區探訪不同的"劏房戶"和板間房戶，印象很深刻的一幕是探訪荃灣的"劏房"兒童。那群小朋友住在"劏房"，已經習慣每天在狹窄的家中讀書和溫習；樓下是餐廳，炒菜時間家裏會很翳焗，但他們習以為常，平時就在那裏溫習。

政府的社福政策做得有多差勁呢？全民退休保障失去蹤影，更有指原本用作全民退休保障的500億元不知用了做甚麼，好像拿來推出另一些津貼計劃。政府完全沒有方向和政策協助基層市民和最需要幫助的貧窮市民。

上個月有一宗笑壞人的新聞，便是智障人士本來有關愛基金資助3年接受牙科服務，但第三年過後便沒有，更有可能連那牙科診所也要關閉。於是有人倡議，政府應把智障人士的牙科計劃恆常化。

除了智障人士的牙科服務外，還有很多地方需要政府多做工作，但我不知道政府是否真的感受不到民間的溫度，窮人繼續貧窮，政府在預算案中則繼續對問題置之不理，繼續對我們說一些很"離地"的說話。代理主席，我特別留意到剛才有議員談及青年問題，我聽到皺眉，梁美芬議員說不知道為何制度會導致年輕人"小小事"便自殺。其實並非"小小事"，當你代入他們的角色，便明白這一代人讀書有很大壓力，這是制度造成的，並非"小小事"便自殺。

年輕人連租樓也有困難，如何成家立室呢？租金相對10年前增加多少倍？但是，工資和起薪點有增加嗎？

這景況令年輕人害怕面對未來，而政府做了甚麼呢？

政府用了多少時間興建"大白象"工程呢？

記得有一位政府部門的同事來到立法會解畫時說，撥款建議只涉及1億多元而已。

不說不知，原來過去政府用了很多金錢進行人道毀滅，但它用了多少錢來拘捕虐待動物的兇徒呢？政府有資源又不嘗試成立"動物警察"，亦不嘗試推動"動物保護法"。

政府沒有認真考慮怎樣幫助20萬"劏房戶"，亦沒有認真面對以往提倡的房屋計劃，青年宿舍沒有做到，公屋亦需要繼續輪候。

代理主席，要把這些一一道來，15分鐘也說不完，但我只想指出，只有一個如此"離地"的政府才會把民意視而不見。
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雖然這份財政預算案是由陳茂波司長宣讀，但相信大部分的準備工作，也是由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及其團隊草擬的，因為曾俊華先生是在1月份才辭職。所以，這份預算案的架構和思維，基本上也是沒有突破，更可以說是仍然停留在殖民地年代格局，沒有甚麼新願景，對於未來經濟發展也沒有前瞻性的描述。

就着如何於土地和房屋方面追趕供應，財政司司長也着墨不少，我亦認同近年的官員，不論是行政長官、運輸及房屋局或發展局等各有關部門，也就此進行了大量工作，思考如何增加土地供應。

我近日較為失望，發現到政府於近月才提出會進行棕地研究，這其實便是相當滯後的。政府早應該研究有多少棕地需要發展，以及當中牽涉到甚麼土地契約和經濟用途。我今天看報章時，留意到政府已開始制訂收回棕地的賠償金額，即政府已經走前了一步，這也是值得認同的，雖然進度慢了一點。

因此，供應仍然會是嚴重不足的，因為我們每年是需要約2萬個私人住宅單位及最低限度2萬個公屋單位。主席，我聽了很多同事的發言，亦認同多位議員所指出，在土地房屋方面，政府首要做到的便是解決居住問題，這也是香港素來的傳統問題。

當時政府的口號是"廣廈千萬間，居者有其屋"，這確是一項相當良好的政策。原因是，一個政府必須讓市民安居樂業，社會才會穩定。

所以，我認為下屆政府在土地房屋政策上，不應該只是聚焦於協助市民買樓。候任行政長官提到，她希望推出首置房屋計劃。

故此，並非在"綠置居"及居屋以上，再增加一個類似過往夾屋的房屋計劃。

如果推出首置計劃，政府究竟要補貼多少錢呢？所以，在土地供應不足的情況下，首先，我認為政府不應該單靠"加辣"印花稅或推出針對一契多戶等措施，來打擊一契多買的情況和遏抑樓價。

這樣，儘管在未有充足房屋供應前，市民也仍然能夠購買比較便宜的樓宇。

他們提出的要求主要有兩方面，一種是提供津貼給"N無人士"。但是問題是，提供給"劏房人士"的津貼很可能會進入業主的口袋，因為業主加租沒有限制；另一種方法，是要興建"過渡房"，即臨時房屋區。我相信很多人也記得，過往香港有很多地方也設有臨屋區。

所以，我認為要解決土地及房屋問題，而政府現時做的工作是對的，即發展新發展區、填海、覓岩洞、收回棕地，或規劃一個東大嶼都會，這些均是應該做的，但需時較長。政府當務之急，是協助居住環境最惡劣的"劏房人士"，所以政府應以新思維，考慮如何利用手上豐厚的資源。我們單是土地基金已累積了2,000多億元投放在未來基金，應利用豐厚的資源，構思一些新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立法會同事也很關注新發展區內新落成的屋邨，認為應該設有全套社區設施，例如圖書館、長者中心等。如果興建一個只有600個單位的"牙籤樓"公共屋邨，設施會很缺乏。我呼籲政府不要強硬把人家一個花園——正如西環的加多近街花園——政府連一個花園也不放過，或在置富花園附近山坡......在薄扶林道的置富花園及薄扶林花園的6,000個住戶，政府強硬把雞籠灣的華富邨搬往人家的山坡去，這樣完全破壞了現有環境，斬去了大量樹木，完全改變人家的生活環境。這種"盲搶地"的做法是要不得的。所以，我呼籲政府，雖然首要工作一定是興建公屋，並要安置"劏房戶"，但不要"盲搶地"，在未能興建足夠房屋單位前，已破壞了現有的居民的生活環境。主席，我謹此陳辭。

但是，反觀香港政府，誠信破產，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亦未能達到國際要求，就連最基本的開放數據也未能做到。數據可看不可用，談不上開放。其他數據如土地業權的地理信息及城市規劃的地理資訊仍未能開放使用。至於政府與公民之間的信任，現時更跌至谷底，民調顯示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長期偏低。

第五項原則要求具包容性、參與性，但本年的財政預算案，市民的參與度非常低。舉例而言，我在質詢中曾問及有關新特首辦公室租金高昂、官員的官邸維修費驚人及官員出差費用龐大等的事宜，其實市民從沒機會參與。第六項原則要求提供全面準確而可靠的公共財政資料，但眾所周知，香港的財政預算長期出現估計錯誤，低估收入，高估支出。第八項原則是需要確保物有所值，可是至今我們仍看不到有任何資料能說服議員這份預算案能符合要求。第九項原則是我接下來想向大家作出詳細分析的，當中要求確定評估和管理審慎的長期可持續性，以及其他財務風險。但是，今次的財政預算案建議把經常帳的45億元盈餘撥入非經常帳戶，以作為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之用。其實這樣做本身已違反了審慎理財的原則，亦會進一步推高工務工程和土地徵用的開支。事實上，在過去的20年，經常帳在未計入轉撥基金款項內之前，曾經出現7年赤字。最高是在2002-2003年度，曾出現-579.97億元的赤字。因此，審慎理財是必須小心謹慎，令經常帳內的盈餘達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所訂第九項原則的要求，即對長期的可持續及其他財務風險作好管理和評估。

如計及轉撥至其他基金的金額，更會出現-13億元的赤字。因此，在如此的預算情況下，其實是不適宜把經常帳盈餘撥作其他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以應付有關支出。

它預算在未來的連續5年中，會有4年出現赤字，而赤字更會達至新高，原因為何？在1997年，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支出恆常維持每年約200億元的幅度，但過去20年的工程支出不斷飆升，就在至剛過去的財政年度，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支出已多達約1,000億港元，即在短短的20年間，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的支出上升了4倍。根據政府提供的資料，未來還會繼續上升，甚至在未來5年會達至每年1,200億元的歷史新高。基建支出不斷高速增長，基本工程儲備基金不能維持下去，政府早就應該作出檢討，更不可把經常帳盈餘轉撥作為這筆無限增長的工程支出結帳之用。試想想，政府與其將經常帳的盈餘撥作應付基建支出之用，倒不如用於對民生有益的事情上。我們現時需要許多資源進行改善民生的工作，倘若政府恐怕把此等支出列為長期支出會影響審慎理財，其實可以考慮按中、短期增加人手或資源以解決當前急務。

業界一直要求加快審批圖則、地契、預售樓花、改劃申請、更改規劃的申請等，均全部長期大量積壓，但人手卻未有增加。因此，如果把這些盈餘用以增加短期人手以加強執管和理順以上所說的程序，其實是有助加快土地供應和房屋供應的步伐，急市民所急。還有一些更重要的事，例如有很多同事也提到，市民收到政府強制驗樓的通知，但事實上圍標的問題十分嚴重，政府亦未能提供有效支援，所以應把現有資源直接用於幫助市民打擊圍標行為及處理樓宇失修問題上，其實樓宇滲漏問題正因人手不足而長期積壓，苦主到處皆見。此外，政府也可以在社區層面幫助市民提升生活質素，包括我們所建議的在社區設立專業團隊，協助社區規劃或為他們做好環保節能，以綠化社區及協助社區凝聚。

因為說這麼多，其實是要告訴大家，政府已增加3.5%撥款，差不多達700億元，醫管局又獲增加撥款，主席，我看到的是政府又在製造不必要的期望，令公眾對投放的這筆錢抱有很大期望。

根據我們的看法和調查，醫管局剛承認，因為流感高峰期，現時所有公營醫院，尤其是內科病房、老人科病房也是爆滿的，爆滿的程度，是入住率超過100%，甚至達到120%。

我們希望公營醫院也有一定的護理質素，不管是醫生、護士或專職醫療，他們作為一名專業人士，即使不敢說是最好的，但也希望為病人提供比較合理和理想的服務。第一，政府無法告訴我們增加撥款之後，實際的人手比例，是無法回答的；第二，政府很多政策也不留人，醫管局作為最龐大的公營醫療系統，差不多有7萬名僱員，但根據其人事政策，尤其是針對前線同事，是不會挽留他們的，為甚麼呢？首兩年不增加工資，然後很有趣的是，2000年之後入職的合約同事，已工作10多年，差不多是時候升職，但升職之後，仍然被視為新人。

凡此種種，我們看到醫管局很多人事政策也無法配合挽留員工。當然，升職等各樣福利條件也未必達到理想，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即使現時預算案增加撥款，實質有所增加，但不停加強公眾的期望，我看不到未來整個公營醫療系統在人力資源方面有任何改善。主席，說清楚一些，即使有任何硬件，如果欠缺人力資源的軟件，欠缺有經驗的專業醫護人士，其實公營醫療又如何能夠維持水平呢？是否只會令前線的醫護人員或病人增加不必要的風險呢？這麼多年來，不管是政府沒有正視這個問題，又或是局方沒有做任何事，最主要的是我們回看這件事。

第一，設計不同，可能有些大人小童混合病房，不同病種混合病房，在護理上有一定困難。再者，因為社區復康要抽調人手出去，令病房人手減少。而病房人手減少，無論醫生也好、精神科護士也好，對病人照顧減少的時候，再加上不同硬件的不協調情況，這樣大大增加病人被欺凌，甚至風化案的風險。

加上個案管理亦是做得很好的，我們經常說——我在特別財委會都說過——其實現在個案管理的數字不錯，標準是1名個案經理照顧50個病人，現在的數字是49個。然而，實質上，這些個案經理有些不是精神科的社康護士。

這我絕對有懷疑的。

現在第二季末都未有，第三季發表後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當然，精神科還有用藥的問題，我希望政府看清楚精神科的用藥，局方可以用一些比較理想的藥，即副作用較少的藥，令病人更願意服藥，社區上有些精神科病人需要長期服藥，差不多一生服藥，復發機會減少，對社區復康有好處，這個資源必須投放。再加上，我們說整個精神科檢討，希望政府正視這個問題。我想說一說專職醫療的朋友，就專職醫療方面，這次我要讚賞政府，這個行政規管計劃是好事，令一些未被規管的專職醫療朋友，例如營養師、言語治療師，可以透過行政手段規管，我們絕對同意。

當然，預算案未必有預留款項，不過，如果有錢投放入去的話，便可以改善有關的問題。這方面，基本上，我們要做的就是關於公營醫療。至於衞生署，香港不是只有醫管局，衞生署這次都增加了撥款，增加了差不多十九點幾個百分點，做了很多篩檢工作。

年紀大聽力模糊，我說過很多次，應該有三四次，調查發現香港大約有10多萬65歲以上長者，聽力有問題。有時候我們會問老人家，"你是否選擇性失聰？

最後還有一分多鐘時間，我想說一說房屋問題。房屋問題我剛才聽到葉劉淑儀議員的發言，其實我在財委會都提過這個問題，我在特別財委會上說，現在樓價高政府解決不到，留待下一屆政府如何處理。

我還有10秒時間，我想說一說公務員合作社計劃，這計劃有些進展，希望政府正視，好好利用這個資源。

主席，有一種煩惱叫幸福的煩惱。一般人最大的煩惱是甚麼呢？

便是"錢不是問題，問題是沒有錢"。但是，特區政府有一個幸福的煩惱，特區政府面對的問題是甚麼呢？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政府提出穩中求進的公共財務政策，但我們認為其實只不過是一些將錢左搬右搬的財技，將高額的盈餘扣起，成立這樣、那樣的基金，未能夠採取快速見效的措施，真正推動經濟，造福社會。主席，香港工會聯合會對於今年預算案的整體看法是穩健有餘，但進取和氣魄不足，令香港社會上長期的問題仍然未能得到解決或得到解決的曙光。我集中談談數點問題。第一，是政府的外判問題。作為勞工界的議員，我上任後便關注政府外判制度的問題。前美國總統列根曾經說過一句名言："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就是問題"。這句說話很貼切地形容現時的外判制度問題。

外判員工工資低、沒有保障、沒有前途、沒有出路。這些外判員工與其他從事相同工種的職系的人員，可能是同工不同酬。

雖然政府經常表示，現行的外判制度已經不是我們傳統所理解的價低者得形式，而是採用"雙信封制"，但實際上價格因素仍然佔該評分的六成至七成，其他服務水平、職業安全、工資水平等永遠只佔三四成，而且通常評分是差不多的。

以政府目前庫房"水浸"的情況，其實絕對有能力解決這問題，而涉及的金錢可能也不多。我希望政府將來回應我們的問題時，能告知我們有關的帳目。

我曾提出口頭質詢和議員議案辯論，亦很高興，在今年2月初，立法會跨黨派通過一項由我提出的議案，要求政府檢討外判制度的種種流弊，縮減外判制度的規模，增加直接聘用，摒棄價低者得這種不良而漠視工人權益的做法。

這問題是工聯會和勞工界一直很關注的，我們多年來爭取取消這不公平、不公義的制度，因為它扭曲了強積金的退休保障原意，多年來對沖了超過300億元，這些都是工人的金錢。

這些都是勞工界很擔心的，所以我們再次呼籲政府，要認真聆聽勞工界的意見。工聯會和其他勞工團體會詳細研究強積金對沖的具體方案，並且就這方面諮詢全港勞工界的意向。再談談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這是現屆政府其中一項很重要的福利政策，也是值得稱讚的。今次的預算案提出"出雙糧"，包括綜援，亦包括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說明司長都知道社會上有人需要幫助，他亦認同這一點。但是，是否可以同時檢討現時的申請門檻及申請安排呢？因為根據資料顯示，截至今年2月底，一共收到59,000多宗申請，成功獲批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的，有47,000多宗。但是，距離政府原有20萬戶可受惠的目標，其實少了很多，距離70多萬人可受惠的目標，也少了很多，遠遠不及。

其實這是很合理的工時，我們討論標準工時，都是建議44小時，這都是國際公認的合理工時標準。同時，我們亦建議准許申請人合併家庭成員的工時計算，以達致鼓勵就業的政策方向。此外，我們亦建議將全額津貼的家庭入息限額，調整至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60%；而半額津貼，希望放寬至家庭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的60%至75%，令它與其他社會福利，例如房屋等入息申請，差不多是同一個標準。此外，亦要簡化現時的手續，加強各個機構協助申請人的支援。長遠來說，需要提供更便利的申報方法，包括可於網上申報。主席，除了福利的問題外，多元產業，特別是旅遊業，也是我長期關心的議題之一。我非常歡迎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和旅遊事務署考慮了我們要求設立"本地特色旅遊發展基金"的建議，在今次的預算案中，宣布設立兩項先導計劃，撥款1,700多萬元，資助本港舉辦具有特色及旅遊價值的活動，加強這方面的旅遊特色的推廣。雖然金額不多，但提出先導計劃，作為一個開始，是值得肯定的。同時，我亦歡迎政府撥款500萬元資助，向旅行社員工、導遊和領隊提供培訓。但是，我們同時看到，不少前線從業員亦向我反映，指預算案屢次豁免旅行社的牌照費用，以及豁免酒店和旅館的牌照費用，但從來沒有措施豁免前線領導和導遊的牌照費用，令這群前線工作者十分不滿，覺得政府厚此薄彼，只優惠老闆，而不優惠員工。因此，我促請當局在積極考慮豁免旅遊業界費用的同時，亦應該豁免前線工作者的牌照費用。其實，政府很多時也有推出良好的政策，亦接納了民間的意見，美食車便是一個好例子。

其實，特區政府坐擁大筆盈餘，有這麼多人才，議員亦提出很多好的意見，民間亦有這麼多智慧，其實集合起來，善用現有的財政資源，很多政策可以做得更好。這是本屆政府最後一份預算案，多多少少予人有點蕭規曹隨的感覺。老實說，整份預算案算是平平穩穩，我們對不少措施都表示歡迎，例如推出一項高額的長者生活津貼，這點是值得稱讚的。當然，我們會繼續爭取一套綜合和全民的退休保障制度。但是，儘管盈餘和儲備如此豐富，我覺得政府有時做事仍是有點"綁手綁腳"。我不談大刀闊斧的事，但是，連電費津貼、"N無津貼"亦沒有回應，這樣多多少少會令市民有點失望，這方面實在需要政府作出積極的回應。

主席，新任財政司司長於今年1月16日才臨危受命，在短短一個多月內，確實難有新的想法。不過，大家仍然對新任司長有所期望。既然前財政司司長一直被指為吝嗇或是守財奴，那麼新任財政司司長應該相對會較為寬鬆，豈料新一年度財政預算案反而更保守，政府在大量財政盈餘下，財政儲備高達9,360億港元，相等於24個月的政府開支，但司長卻沒有善用盈餘，加大資源推出有力的措施協助香港支柱產業的發展，促進經濟，確實令人感到失望。根據政府的資料，2016年本港總貨運量約為2億8,300萬公噸，較2015年輕微下跌了0.2%；至於貨櫃總吞吐量，2016年為1,980萬個標準貨櫃箱，較2015年下跌1.3%。從這些數字上看，即使香港在過去一年受着環球經濟不景及內地經濟發展減慢的影響下，香港的貨運物流業仍未有受太大的影響。但實際上，香港已先後被上海、新加坡、深圳及寧波舟山港超越，全球最繁忙港口的排名在2015年已跌至第五位；雖然在2016年力保不失，但尾隨香港的釜山和廣州正迎頭趕上，釜山和廣州與香港只分別相差36萬及96萬個標準貨櫃箱。因此，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以鞏固香港的航運物流業，否則，即使內地落實的"十三五"規劃及倡議的"一帶一路"戰略能夠為香港的航運物流業帶來發展機遇，我們亦只會白白錯過。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中表示近年民航業在亞洲發展迅速，帶動市場長遠對飛機租賃的需求，因應航空融資業的前景，建議推出稅務優惠，以吸引公司來香港發展飛機租賃業務，從而增加其他相關的專業服務需求。我不單支持有關建議，更希望有關稅務優惠的理念能擴展到航運業。香港早於七八十年代已被確認為航運中心，現時更是世界第四大船舶註冊地。

現時有接近800間與海運相關的公司組成航運業群，當中包括船舶管理、船舶經紀、船舶融資、航運保險及法律等，有關業務為香港帶來的生產總值達300億港元，以及創造10萬多個職位。因此，我希望有關稅務優惠的理念能擴展到航運業，以吸引船東、船舶管理公司及商品貿易商等進駐香港，把航運業務這塊餅造大，帶動整個航運業服務群的發展。對於財政司司長表示會在新一個財政年度成立稅務政策組，檢視現時的稅務，自由黨是歡迎的。

除稅務檢討外，我認為現時一些政府作調整收費或租金的指標亦需一併進行檢討。公眾貨物裝卸區是香港港口及物流業重要的一環，對整個物流業起輔助作用，並為本地付貨人和港口使用者提供成本相對低廉的選擇。政府去年完成的裝卸區檢討研究，亦確認裝卸區運作對香港經濟所帶來的貢獻。裝卸區營運商其中一項主要營運成本，是船隻停泊位的租金。裝卸區內每個停泊位，包括海旁區及相關的貨物裝卸操作區，由海事處管理，以招標形式競投。中標者與政府簽訂5年期的《停泊位特許協議》，但租金是每年按"政府消費開支平減物價指數"的變化調整。試問政府恆常消費開支的物價變化與裝卸區營運商的營運狀況，甚至其維修保養有何直接關係？如果以"政府消費開支平減物價指數"調整停泊位的租金，對裝卸區營運商而言並不合理。由於佔政府經常性開支超過七成都是公務員和合約員工的薪酬開支，每年除了會按薪酬趨勢淨指標調整外，政府往往會因政治考慮而再作上調。過去10年，每年低層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都獲調高至跟中層公務員看齊，只有其中一年，中低層公務員薪酬應跟隨薪酬趨勢淨指標下調，但政府並沒有按機制執行，上一個財政年度整體公務員薪酬更獲額外調高0.5%。這些政府行為會令政府消費開支平減指數變化較市場上的真正物價變化為大，某程度上變成政府加人工，但卻由裝卸區營辦商找數。在2016年，裝卸區共處理約630萬公噸貨物，包括很多市民日常生活的消費品以至水泥、沙石等建築材料，較公允的選擇是以"本地生產總值平減指數"的變化為參考指標，因其統計範圍包括所有香港的貨品與服務，例如私人消費開支、政府消費開支、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等，直接反映香港整體一般價格水準的變動，與裝卸區營運商的營運狀況相對有較大的關連。此外，欠缺可供航運物流發展土地不足的問題，一直困擾業界。土地的不足，窒礙業界發展，司長在演辭中說，政府分別在2010年、2012年及2013年透過公開招標，只推出了6.9公頃土地供物流發展之用。但是，隨後3年多，政府再沒有推出任何可供物流發展的新土地。但是，物流業的運作模式正在急速改變，對土地的需求越來越殷切，特別是由於網購發展迅速，需要更多土地和空間作為貨物倉儲和拆拼、加工和分發等工序。再加上高價值的生鮮食物和藥品，亦成為網購熱品，冷凍、恆溫的倉庫需求殷切。雖然政府早於2014年表示會在屯門西，預留兩幅共佔地約10公頃的土地作為高增值的物流用途，但可惜，至今為止仍未開始推出市場。希望政府除預留屯門西這10公頃土地外，一些擬作物流發展的用地，包括洪水橋和元朗南的新發展區，以及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上蓋等，都應盡快推出市場，讓相應的物流業務得以發展，從而促進香港作為高價值貨物的區域分銷中心，落實國家"十三五"規劃中，鞏固和提升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推動物流向高端和高增值的方向發展。主席，我並不反對政府收回300多公頃位於洪水橋、元朗南、古洞北、粉嶺北的棕地作整合發展。但是，我必須重申，棕地上的作業也有其本身的經濟價值，既有支援香港港口運作的後勤用地，亦有露天儲物的堆場，是整體物流供應鏈的一部分。政府必須採取"先安置，後發展"的政策，讓棕地上的作業能在替代土地上持續發展，而並非只提供一些津貼，"乾手淨腳"地把其打發，這只會加速割斷整個供應鏈，不利經濟發展。2016年的整體訪港旅客，較2015年下跌4.5%，由5,900多萬人下跌至5,600多萬人，內地旅客的跌幅更高達6.7%。訪港旅客的減少，雖然踏入2017年後，訪港旅客人數有所增長，但財政司司長亦因應本港旅遊業仍然充滿挑戰，以及相關行業所面對的困難，今年會繼續豁免旅行社、酒店、旅館、食肆、小販等1年牌照費，涉及1億3,700多萬元。但是，失望的是今年與往年同樣只包括3個行業，未能照顧所有直接與旅遊相關的行業，包括運輸業如旅遊巴士和海上遊覽業；政府亦忽視因旅遊業放緩而受影響的貨運物流業，以及陸路交通如的士服務等。他們所面對的困難確實不會少於旅行社、酒店和食肆，希望司長再次考慮把旅遊巴士、海上遊覽業及陸路交通，納入一次性的紓困措施內。對於政府額外作出共達2億4,300萬元的支援支持旅遊業的發展，包括舉辦更多本地盛事、增加旅遊產品、推出過境旅客留港優惠計劃，以及加強旅遊業從業員培訓，自由黨十分支持。但是，在注重硬件之餘，軟件也是十分重要。即使政府不斷投放巨額金錢來豐富旅遊產品，但一小撮害群之馬的違規行為，便足以破壞多年來辛苦建立的國際旅遊形象。因此，政府在投放資源推動旅遊業的同時，亦應致力杜絕任何違法行為，包括所謂的"黑店"和"黑的"，涉事者蓄意"劏"遊客，不但嚴重影響其他守法的經營者，更破壞香港旅遊之都的聲譽。因此，我希望政府會投放更多資源，加強對違法行為執法，甚至要求法庭予以嚴懲，特別是那些多次犯案者，以起阻嚇作用。至於財政司司長表示因應過往數年私家車的整體增幅，以及電動私家車漸為駕駛人士接受並快速增長，所以電動私家車的首次登記稅寬免額，將由全數寬免減至以97,500元為上限。對於有關措施是否可以減低私家車的增幅、紓緩道路的擠塞，確實不得而知。不過，我認為政府不應只把電動車的首次登記稅納為庫房收入的一部分，反之應善用從電動車所收取的首次登記稅款，以專款專項的形式，加強電動車充電的基礎設施，以鼓勵更多市民使用相對環保的電動車。近年，本港的失業率維持在3.3%至3.4%之間，整體而言，是處於全市就業的狀況。由於市場勞工供應不足，現時很多行業都面對招聘困難，以及青黃不接的問題。以我所屬的航運交通界，無論海、陸、空都缺人。海上和陸路的駕駛員嚴重短缺，其他重要崗位，包括技術員和維修員等，也是青黃不接。如果政府不積極解決行業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不單會影響人流和物流，香港的經濟發展也會因此而窒礙。因此，我希望政府增加資源，透過多渠道，包括加強培訓，引入資歷架構，以提升相關行業的專業形象。對於較弱勢的行業，政府應加大資助，例如新入職津貼，以吸引新人入行。同時，在人口老化和低生育率下，勞動人口不斷減少，如果不能適當地增加勞動力的供應，繼續"塘水滾塘魚"，亦難以配合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擴張。因此，政府必須積極研究在個別行業適當地輸入外勞，促使各經濟產業能得以持續發展。

他的理財哲學是繼續將大量金錢撥作預留基金，例如預留300億元作為安老和殘疾人士的康復服務。

政府的回應是已預留300億元，但我相信這批人離世時都不可能受惠於這300億元。政府預留7億元加強職業專才教育。

但是，現時有那麼多需要這些服務的人，政府卻不是用現時的撥款、現行的計劃來幫助他們，而是叫他們展望未來，但未來對他們並無意義。

今年是回歸20周年，政府會撥出約6億4,000萬元為20周年舉行慶典。我不知道慶祝甚麼，20年來，我們的財政儲備被低估了超過7,000多億元，正確是7,570億元。

所以，我們看到有子女患有自閉症的家長殺掉自己的子女，甚至殺掉自己的子女後自殺的個案，因為社會沒有理會他們。我不知道局長有否時間看看最近一齣關於香港精神康復者的港產片"一念無明"，當中點出的只是問題的冰山一角，電影把精神有問題和住在"劏房"的人在一個縮小的時空中道出來。我相信與電影有相同處境的人多不勝數，我們有超過20萬人患有嚴重精神病，說的是達致嚴重程度的病人需要處理，我們有20萬人住在"劏房"，政府如何回應他們？政府表示無能為力，即使很多人沒有地方住，它仍然堅持為了平衡社會不同需要而繼續拒絕改變，限制興建六成公營房屋，四成房屋用來照顧中產的需要。

一個不思進取的政府口說不靠高地價，實質上卻用盡地價上的優勢來填補理財的拙劣、政策的短視、目標的不清。我們怎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容忍預算案欺騙香港人？我們說要做好職業教育，看看現時香港唯一可以提供職業教育的職業訓練局。在外地，如果要吸引人修讀職業教育，很多時候不單不收取學費或只收取小量學費，更會提供津助。

這個政府令到我們很慚愧，為何我這樣說呢？

陳茂波都是一丘之貉，我亦看不到下屆政府有甚麼優點比他們優勝......但這份預算案，我們不能同意。

主席，每次政府公布財政預算案時，財政司司長都會不厭其煩地重申香港屬於外向型經濟，規模不大，經濟好壞很受外來因素影響，非常不穩定。因此，有需要大量財政儲備來抵禦經濟的波動，以及突如其來的惡劣環境。此外，亦會提到《基本法》規定了特區政府要審慎理財，量入為出，避免出現赤字。雖然外圍因素不明朗，但受惠於金融和地產的收益，例如印花稅及賣地收入，近年香港每年均出現財政盈餘，有時盈餘超出預期好幾倍。就像今次公布的預算案，就預計2016-2017年度的財政盈餘高達928億元，是原先估計100多億元的8倍多，財政儲備估計有9,327億元，兩者都是9年來的新高。但是，另一方面，香港的貧富懸殊亦越來越嚴重。去年政府統計處公布的堅尼系數是0.537，是全球第十一高的地區，亦是發達地區裏最高的。換言之，香港是發達地區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地方，而且是30年來最嚴重的。在扶貧委員會去年公布2015年貧窮人口達134萬，較2014年增加25,000人，在政府恆常福利，包括"生果金"、長者生活津貼等介入後，貧窮的人口依然達97萬，貧窮的長者更高達30萬人。政府未能透過政策縮減貧富差距，便只能透過福利開支來紓緩基層貧窮人口的生活壓力。如果貧富差距持續惡化，貧窮人口持續增加，福利開支只會越來越大。

2017-2018年度的預算增加至733億元，佔經常性開支19.7%。至於因為貧窮人口增加再加上人口老化，對公營醫療的需求亦會有增無減。2016-2017年度醫療衞生修訂預算是588億元，佔政府經常性開支17%，2017-2018年度是619億元，佔經常性開支16.7%。福利和醫療開支其實是緊隨基建和教育，即第三和第四位便是福利和醫療，兩者佔政府經常性開支約三成半，往後的需求只會不斷增加。然後政府每年又會提醒一次：外圍因素、香港稅基狹窄、作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香港不能隨便加稅，因此政府的收入很不穩定。問題是我們預見福利和衞生的需求只會增加，不會減少，因為如果經濟環境不變，只會有越來越多無助的貧窮市民和長者依靠社會福利和公營醫療。期望政府以新思維來看待公共財政，而不是每年都說回同一番說話。其實我在立法會會上多次提問，而政府也多次重申，香港的醫療開支並非根據需求，而是根據政府每年的財政狀況而調整，所以，這令人感到很害怕。

隨着人口急劇老化和貧富懸殊的嚴重，可見未來公營醫療的需求只會增加不會減少，但政府的收入不會只不斷增加而不減少，因為經濟是會有逆轉變化的情況。如果政府和市民均不願意加稅以應付必須增加的公共開支，為了不會因為受到經濟差，政府收入減少，而影響公營醫療的服務，我建議政府考慮在盈餘部分撥款，設立醫療撥款穩定基金，利用投資回報，讓將來假設經濟逆轉，削減公共開支，包括醫療開支時，便可在該基金內撥款，最低限度不會削減醫療開支的撥款，以作穩定，這樣便可令市民得益。同時，就公共醫療的經常性撥款方面，我建議應採用以人口為基礎的撥款模式，增加撥款應該考慮通脹、人口老化、預防醫學、尖端醫學研究等因素。公營醫療服務其實主要是依靠政府的撥款，從而向市民提供廉價的公營醫療，這是很重要的。我作為醫學界的代表，亦希望藉此機會提出值得關注的地方。

我當然歡迎上述的措施，但大家要留意，第一至第三點嚴格來說不是新的措施，而是加強及增加現有服務。

至於第五點提到的醫療券，政府在這項措施的預算開支約為21億元，較去年約增加10億元。

當然，我個人是歡迎有更多長者，可以利用醫療券到其有需要的私家醫生處求診，例如牙醫、復康服務及物理治療等，我是十分歡迎的。此舉亦可以減輕公營醫療普通科門診的壓力，但如此一來，亟需增加資源和人手的公營醫療服務，其實便是沒有獲得更多真正撥款的。我向政府查詢第一點至第三點增加服務的具體內容時，政府回覆說會投放2億6,700萬元，增加229張公立醫院病床；提升精神科服務；以及加強藥劑服務。在本年度更會增加新界東及新界西聯網的普通科門診名額至27,000多個，下年度再增加至40,000多個。

就是只會令正在工作的員工要做得更多、更快，令到人手更加緊絀。此外，有關基礎建設部分，在第172段指出，為提升醫療設施和服務並應對人口老化，政府宣布一個涉及2,000億元的10年醫院發展計劃，我便是十分歡迎的。該計劃包括在啟德發展區興建一間大型急症全科醫院及擴建或重建超過10間醫院。這個2,000億元的發展計劃，其實在去年預算案中已有提出，我經常指出這便是一個硬件開支，當中涉及兩個問題：第一，我當然歡迎硬件上的提升，但政府卻沒有維持其一貫作風，預留一些軟件，即經常性撥款的10年準備。

可是，我可以肯定，亦請大家明白，如果政府不增加對醫管局的經常性撥款，我們是看不到可以增加到人手和資源的，而只能有"睇餸食飯"，即"有限米，煮限飯"的公營醫療服務。政府實在應該制訂全面的醫療政策，以作長遠規劃，而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或只顧硬件，而沒有想過該10年間的軟件，而且也不願提起這些問題。特首梁振英在任內完成了醫管局檢討督導委員會的報告，但卻沒有檢討醫管局本身的定位和工時制度。除了醫管局的角色外，其實亦應檢討公私營醫療服務如何分工，讓較有經濟能力的市民多利用私營服務，減輕公營醫療的負擔。可是，政府除了以稅務優惠鼓勵更多人購買醫療保險外，在壓力之下，政府便暫緩了兩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即"必須受保"及"設立高風險池"這兩項要求。

我希望政府細心聆聽市民及病人的權益，不應只關顧一些大公司和跨國企業的利潤，在自願醫保計劃中明顯便是自打嘴巴的。在現屆政府最後一份預算案中，我希望候任行政長官"林太"在其長遠醫療政策上，可以制訂出專業人手政策，投放更多資源，並悉數聘請所有醫科畢業生。我亦當然希望她可以履行其競選承諾，為公營醫療作長遠承擔，而非只搬弄數字或玩語言遊戲。對於她提出的醫委會改革，醫學界也是十分關注的。我們贊成醫委會改革以加快處理投訴和調查，增加透明度。

主席，今次的財政預算案是陳茂波司長的第一份預算案，司長只有一兩個月時間準備，相信當時預算案的大框架早已定調，司長只能夠作一些方向性的微調，或提出部分新建議。即使如此，跟過往的預算案比較，我看到有不少新亮點，感覺是在穩健之中尋求積極的發展，並無看守政府的心態。我們最常聽到對預算案的批評，便是政府錄得900億元的巨額盈餘，但只肯"派糖"300多億元，較去年少一成。我認為這種批評完全不合理，我們不應該因為盈餘增加而增加"派糖"，這樣只是為派而派。我們"派糖"的原則，是視乎是否有實際需要，有需要的時候，應派則派。大家應該記得，去年公布預算案時，香港的經濟仍然烏雲密布，無論是零售、外貿、旅遊和金融地產的市道，也充滿恐慌的情緒，所以當時有需要維持一定的"派糖"水平。不過，去年自從英國通過脫歐，以至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市道已經逐漸回穩，目前本港經濟已經較去年穩定，實在無必要維持去年的"派糖"水平。現在的水平，正好反映經濟的趨勢。但是，國際環境仍然陰晴不定，目前不能夠排除會再出現經濟動盪的情況，所以政府有錢便應該儲起來，一旦風暴再現，應該立即推出新一輪紓解民困的措施。我希望政府能夠做好準備，特別是針對基層的中小企，可以提出切實的紓困措施。同時，有人批評預算案不理民生和社會發展，我並不同意。預算案已經配合施政報告的規劃，預留600億元，準備用於社會及安老開支，包括300億元用於安老扶貧，200億元用於體育發展，以及100億元用於創新科技發展，當中有很多被政府轉為經常性開支，即開始發展後，每年也要繼續投資下去，開支相當大。這些建議均用於本港有需要的層面上，有針對性，絕對比亂"派糖"好。當然，我認為在民生政策上，並非所有問題也照顧得到，例如對"N無人士"的幫助似乎不足，所以我希望政府將來推出紓解民困的措施時，必須考慮為"N無人士"伸出援手。跟過去的預算案比較，今次的確有些亮點。近年預算案大多數以穩健和守成為主，今次預算案增加了一些前瞻性和主動性。過去的預算案很少論述政府的理財原則，即使有，也只是簡單提出"積極不干預"、"大市場小政府"及"量入為出"等原則，基本上比較空泛。今次預算案，司長提出公共財政的目標，第一，政府必須適度有為；第二，政府必須目光遠大，為香港的未來繼續投資；第三，政府必須善用財政資源，讓各階層市民可以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這3項公共財政目標，我認為相當正確，正好針對香港目前的困境，而預算案也作出清楚、具體的解釋。目前香港的經濟結構不平衡，而且越來越嚴重，只是靠金融、服務和地產業，但這數個支柱也面對不同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等於將所有雞蛋放入同一籃子，如果金融地產業出事，整個香港也會出事。所以，過去政府大市場、小政府的政策已經不符合時代的發展，我們需要政府適度有為，而且目光遠大，為香港未來持續投資。政府近年銳意發展創新科技和再工業化，事實上，創新及科技局成立之後，能夠統籌這方面的工作，希望能夠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所以，我支持這些公共財政的目標，而且希望在這些指引之下，可以幫助香港走出目前的困境。預算案的另一個亮點，是提出成立稅務政策組，全面檢討稅制，當中有兩個方向。第一，研究用稅務措施，促進產業發展，務求令香港維持競爭力；第二，研究擴闊稅基，增加政府的收入。本港稅制已沿用數十年，優點是簡單和低稅率，但也有嚴重的缺點，包括稅基狹窄，無法發揮財富再分配的功用，所以本港要迎接新的經濟世代，必須改革目前的稅制。事實上，很多國家早以香港為對手，稅率貼近香港的水平，以吸引外國投資，而且做得很成功，例如我們主要的競爭對手新加坡，更在稅務優惠之外，增加多項優惠及資助公司。香港在這方面落後於國際形勢，已經令我們的競爭力下跌，我們應該急起直追。我過去多次提倡發展總部經濟，便是透過稅務和財政優惠，吸引國際大企業來港設立地區總部，除了可以吸引外資，還可以為青年人開創具國際視野的優質工作。很可惜，政府沒有甚麼大動作，香港的競爭力卻不斷下跌。根據政府統計處的統計，去年共有22間國際企業的駐港地區總部和45間地區辦事處撤出香港或降格成普通辦事處。過去數年，駐港地區辦事處由2012年的2,516間，逐步下跌至2016年的2,352間，情況令人相當擔憂。所以，政府必須成立跨部門專責小組，由特首領導，用各種國內和新加坡政府行之有效的方法，挽留和吸引外資來港。主席，我們不但設立地區總部失敗，更出現外資撤走的情況，這種情況十分值得各位議員深思。這數年來，我們只顧着內部鬥爭，卻不斷被人"撬牆腳"。之前不斷有研究指香港的競爭力下跌，當時很多人也不相信，現在外資用行動向大家證明，希望大家能夠反思一下，究竟香港是否要繼續頹下去呢？是否還要反對發展呢？

我們這樣做又是否對得起年青人和香港人呢？財政司司長的任期只剩下數月，他並沒有利用這次的機會大肆"派糖"來博取掌聲、增取民望，只按實際情況及其公共財政理念來制訂預算，實在值得讚賞。不論下任財政司司長是誰，我都希望他可以繼續推動稅制改革，並繼續採用這些公共財政原則。財政司司長之前宣布按揭證券公司會研究公共年金，但距離現在不足兩個月，按揭證券公司已公布初步方案，亦甚受歡迎，迅速落實這項惠民方案，充分反映財政司司長的辦事能力。此外，我想說說保險業所關注的問題。自願醫保計劃的討論已橫跨兩屆政府，終於在明年正式推出。政府亦研究稅務扣減的相關細節，保險業表示支持，以及會盡量配合。自願醫保在2005年開始研究，當時有兩大改革對象，第一，是優化醫療保險；2012年，政府提出12項建議，現在已落實10項。

目前，業界很關注監管工作的落實情況，在制定法例時，政府承諾會盡快提供實務守則和相關指引，在保障消費者的同時，能令業界有例可依，避免保險從業員誤導法網。我重申，政府必須落實立法時所作的承諾，盡早與業界磋商。我亦十分關注保險業的人才培訓問題。保險業人才培訓先導計劃在去年下半年正式展開，目前已初見成效，截至今年2月底，已有超過600人接受培訓課程，希望政府繼續鼓勵更多人參加，以協助保險業長遠發展。同時，在先導計劃完成後，我希望政府能把計劃延續下去，為保險業繼續培養足夠人才。最後，我想談年青人的問題。在今年的預算案中，針對青年人的政策也有不少，包括有不少人關心的舉辦電子競技。目前，不少地方舉辦電子競技，讓喜愛打機的年青人可透過打機打出前途，並能打得成功，如果香港政府嘗試走這條路，我覺得是一個亮點。政府的思維一向較保守，現在肯嘗試舉辦電子競技，可說是一種進步，希望今次能成功。同時，希望政府能繼續以新思維來推動社會發展。我亦留意到政府預留資源給教育局，推出中學生職業導引課程，我覺得是一件好事。在現實中，其實不少學生也讀不成書，硬要他們到傳統學校就讀，不但浪費時間，更可能會打擊其自信心。政府現在投放多一些資源，讓他們能了解人生有很多不同的路可走，可考慮學習一技之長，這也絕對是一件好事。

主席，我的發言包括3部分，是我近年特別關注的議題。第一，是不良財務中介的規管。自2014年我收到第一宗求助個案至今，我已經收到超過250宗有關不良財務中介的求助個案，涉及款額超過4億元。雖然我們一直盡力為每名受害人處理個案，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想推動在規管制度和政策方面的改革，因為這樣才能杜絕無良的詐騙手法，真正保障市民權益。

不過，司長在預算案演辭中特別提到要打擊不良財務中介，又提到政府已經實施更嚴格的牌照條件，加強對放債業務的規管，以及會嚴肅跟進新措施的成效。我幾可肯定，有關內容是出自現任司長的手筆或是他的看法。

至於政府提出會嚴肅跟進新措施的成效，我在今年2月8日提出的一項議案得到各黨派的同事支持並獲得通過。我希望政府接納立法會議員的意見，而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政府幫助受害人，認真檢討《放債人條例》。事實上，《條例》的確很古老，當中對於借貸或放債人的規管非常落後。

當局表示會在2016-2017年度和2017-2018年度撥款480萬元進行公眾教育及宣傳，亦承諾會增加公司註冊處的人手以加強監管，我對此十分支持。不過，擬用於宣傳教育的480萬元相對於不良財務中介所賺取的金錢，可謂"小巫見大巫"。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夠繼續加大資源做好公眾教育，因為當有受害人被騙，即使將涉事的財務中介公司繩之於法，其實亦於事無補。最重要的是在源頭檢討法例，打擊不良的財務中介，以及做好公眾教育，令市民懂得保護自己。我希望政府在5月底的相關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可以向我們報告檢討的進展。另一項議題是大家都很關注的房屋發展問題。房屋發展聽來並非財政司司長負責，但我接着提出的必須得到財政司司長首肯，並且要有新意才能做到。

我在此申報，我是市建局的非執行董事。市建局現時的運作模式，是在收購舊樓後，透過招標讓私人發展商發展私人樓宇。

不過，先決條件是財政司司長要有魄力或願意透過旗下的機構，幫助市民解決住屋問題，願意用市建局的土地發展公營房屋。

問題在於政府是否願意把市建局收回的土地發展房屋，以及用甚麼模式發展而已。

因此，只要財政司司長願意拆牆鬆綁，讓市建局可以採取這種發展模式，市區的公營房屋用地便可以立即增加，從而解決市民的住屋問題。

本港的醫療制度是有問題的，但問題在於資源必須用於病人及前線同事身上。

我們提出一點，便是新界西醫院聯網的病床使用率長期超過100%，而且高於其他醫院聯網，但病房人員的編制與其他醫院聯網的一樣。因此，新界西醫院聯網支援職系的同事工作得很辛苦，士氣十分低落。如果醫管局願意正視這些問題，增加前線員工的待遇，便不會出現聘請不到員工的問題。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增加醫療開支，更重要的是要審視醫管局的開支是否用得其所。

主席，本年的財政預算案比較積極有為。我希望就兩方面表達我的看法，包括經濟發展和司法部分。主席，關於經濟發展方面，我們最近一直推動高增值航運服務業的發展。民建聯一直期望特區政府捉緊國家在"十三五"規劃中支持香港鞏固及提升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地位的機遇，以及以更積極的姿態，向中央爭取相關的政策措施，從而吸引更多船東和船舶管理公司揀選香港作為總部，並且發展船舶登記買賣、租賃、融資保險及航運管理、海事仲裁等高端服務，以推動香港成為高增值的航運服務中心。主席，我最近一直與航運業界、船東、船公司的一些代表會面，亦與一些政府官員會面，以了解現時發展高增值航運服務中心面對的困難，以及將來的發展。正如我在施政報告的致謝議案辯論時所說，我絕對相信香港有優勢成為高增值航運服務中心，而很多船東和業界朋友亦表示，我們的確是有能力的。

在這方面，我認為海事處可以參考馬紹爾群島的做法。他們的做法很簡單，就是在海外不同地方設有辦事處，派人提供服務，令馬紹爾群島可以提供真正全天候的服務。我希望政府可以研究將來作出這方面的安排，特別是我們知道特區政府在世界各地設有經濟貿易辦事處。

我覺得這值得積極研究和考慮。我們曾與業界商討，他們提出了一項意見，便是海事處應該加快落實電子認證服務，以便向船隻提供更好的服務。至於人才培訓方面，現時政府已經設立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基金，並已注資1億元。為更好地培訓更多年輕一代投身這行業，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加碼注資到這個基金。主席，從近年的發展形勢來看，我認為新一屆政府應該積極考慮提升現屆政府的香港海運港口局的職能，長遠更應該研究是否可以升格成為法定機構，以便更有效推動本港整體的航運和物流業發展，因為一個高層次架構的協調其實是有需要的。我們與業界接觸時，亦聽到他們反映這方面的意見。

同時，有部分船東或船公司亦先後遷拆，離開香港，轉移至新加坡。正如剛才多位同事所說，新加坡正積極與我們競爭，而在發展高增值航運業方面，他們推出的措施或希望與我們競爭的走勢都非常凌厲。所以，我認為特區政府要急起直追。新加坡向船公司提供稅務優惠，甚至設有專責的政府部門高層次地為船公司提供各方面的協調，包括幫他們牽線，提供一站式服務，例如海事保險、融資等相關服務。新加坡政府甚至幫他們牽線安排，令船公司在新加坡落戶後無後顧之憂，可以提供完全一站式服務。主席，我相信我們在這方面真的要注意一下。既然人家有如此完善的一整套服務與我們競爭，我們是否應該檢視現時所提供的服務呢？

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繼續積極與更多國家探討簽訂有關協議。此外，我認為政府可以促進海事法律及仲裁服務的發展，特別是針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席，我們可以積極爭取在一些與"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或絲路基金有關的合同和協議中，加入在香港進行仲裁的標準格式爭議解決條款，希望爭取更多相關的仲裁業務落戶香港。這是其中一項可以促進我們業務的建議。主席，關於競爭法，大家皆知道《競爭條例》已實施一段時間，但如果中小型企業或消費者要就大公司支配市場的情況採取行動，在現有機制下只能先向競爭事務委員會申訴，再經由競委會作出檢控，然後提交競爭事務審裁處裁決，在獲得裁決後，受害的中小企或消費者才可自行到法院作後續訴訟。

為更有效鞏固中小企及消費者的權益，我一直向政府爭取積極研究優化《競爭條例》的訴訟程序，包括引入直接私人訴訟的途徑，讓申訴者直接對申訴對象採取司法途徑訴訟的權利，以節省時間。代理主席，更重要的一點，是目前競委會的資源實在有限，單是投訴已有2,000多宗，而截至2017年2月，有130宗個案已進行評估。可是，代理主席，競委會目前的人手編制只有57人，當中更有一半人手負責其他職能，另一半負責調查，可見人手非常緊張。

所以，代理主席，我認為當局應積極考慮增撥資源予競委會，加強他們的檢控能力，或可仿效澳洲的做法，成立競委會訴訟基金，以強化競委會檢控及調查的能力。代理主席，關於推動旅遊業發展方面，鑒於政府沒有一個部門主動制訂整體旅遊規劃，香港的旅遊業發展一直缺乏清晰的發展籃圖。因此，我們民建聯認為，政府應積極考慮提升旅遊事務署或旅遊事務專員的職能，甚至積極研究成立旅遊局，令當局在未來推動旅遊業政策時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制訂長遠發展策略，協調不同部門推展長遠政策，從而提升香港旅遊業的競爭力。例如，本港的會展業需求其實一直有所增長。

在推動特色旅遊方面，我認為當局應以更創新的思維推動產業發展，亦要保持我們的制度和法例與時並進。代理主席，拆牆鬆綁或就某些新的旅遊項目產品的開發上，政府真的要加把勁。例如，我在上一次的發言中提及露營車這個例子。

最近有人嘗試將露營車引入香港，但不幸地，法庭已有兩宗相關檢控，爭議究竟露營車應否領取牌照或領取甚麼牌照。所以，我認為這方面已對這行業的發展有一定掣肘。代理主席，我認為以露營車這個例子來說，英國已有一套完善法律，專門監管或處理露營車的經營。為配合旅遊市場的發展，我相信政府亦應檢視現有相關法例或制定新法例，以處理這些新增的旅遊項目或產品。在這方面，我認為政府應加把勁。代理主席，最後是關於司法部分。我想指出，我一直跟進提升小額錢債審裁處申索金額的事情。根據政府向我們提供的數字，審裁處去年已處理48,000宗個案。現時，有很多個案涉及5萬元或以下的申索個案，而涉及5萬元以上，以至6萬元、7萬元或8萬元的案件也有很多，以致很多申索者為獲得審裁處的服務而削減申索金額，忍痛把申索金額縮減至5萬元以下，這類情況比比皆是。所以，代理主席，我們一直爭取把5萬元申索金額的上限提升至10萬元。然而，司法機構對我們的回應，是可以由5萬元提高至75,000元。雖然這金額與我提出的10萬元建議仍有距離，但我依然歡迎這建議，希望政府在先試行一段時間後，根據屆時的檢視，以及市民的訴求，將來能夠進一步提升向審裁處申索的權限。我亦歡迎司法機構繼續增設更多司法人員職位，包括4個審裁處審裁官的職位，希望新增的人手在審裁處提升職能後可應對新增的個案，以及處理現時積壓的個案。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這份財政預算案是本屆政府最後一份預算案，同時也是新任財政司司長的第一份預算案。這份預算案的雙重身份，使它的可塑性甚高，司長既可以蕭規曹隨，沿襲前任司長的理財套路，亦可以大破大立，建立新任財政司司長的理財風格。陳司長居中而為，一方面在過往財政預算的基礎上規劃政府的未來預算，同時亦放棄前任司長一些不合時宜的政策，例如不注資未來基金。我認為司長制訂的預算案掌握的分寸基本正確。在預算案中，司長提出了公共財政的三大目標，包括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投資未來，宜居宜業；及公平公義，共享成果。這些目標基本適用於所有財政預算，關鍵在於如何執行。面對今年高達613億元的財政盈餘，我支持司長的做法，把當中的絕大部分，即610億元用作民生和經濟方面的開支，而不是撥入未來基金。當中，包括300億元用於加強安老和殘疾人士康復服務、200億元改善文康設施、100億元支援創科發展，以及10億元推動青年教育。資源沒有收歸庫房，這只是解決問題的起步，更重要的是，如何把這些資源切實轉化為成果。否則，情況可能會較把盈餘收歸庫房更差。財政司司長建議把盈餘的300億元加強安老和殘疾人士康復服務，確保院舍照顧服務質素和加強長者社區照顧服務。以殘疾人士院舍為例，《殘疾人士院舍條例》在2013年6月起全面實施，但全港309間殘疾人士院舍中，至今只有60間符合要求，獲發牌經營，其餘均要以豁免證明書的形式運作。現時社署還要再給予院舍3年的時間，希望透過資助院舍能實施改善措施，以符合發牌條件。前前後後，為了執行發牌規管殘疾人士院舍，便要花8年時間，即使由今個財政年度起計算，社會上大部分殘疾人士院舍仍然是在不符合發牌條件下營運，這如何可以確保院舍服務質素呢？在安老服務上，去年全港共有73,600個安老院舍宿位，較5年前的75,800個還要少，但社會長者人口卻增加了24%。以獨居長者為例，香港的獨居長者住戶人數近17萬人，但可以入住院舍的只有8%，較10年前的10%還要少。當司長把300億元盈餘投放於加強安老和殘疾人士的康復服務時，必須有量化的指標，讓社會可以看到成果。司長把10億元盈餘用於推動青年發展，包括預留7億元予教育局加強推廣職業專才教育，支持校長和教師的進修和專業發展等。我在審議預算案的相關會議中，曾經詢問教育局局長有關職業訓練局的收生情況，而職訓局的答覆是，由於高中人數下降，估計在今個學年，供中六離校生修讀全日制資助和自資課程的人數只有21,600人，較2015-2016學年少收1,700多人，而下學年估計收生人數會進一步萎縮，只有18,500人。由於收生人數減少，亦影響職訓局聘請僱員的政策，以致職訓局長期出現一批以短期合約受聘的員工，當中有些短期合約員工維持了10年，甚至超過10年。職訓局的執行幹事強調，未來職訓局的收生情況嚴峻，除了高中人數下跌令收生減少外，英鎊下跌令更多家長有條件送子女越洋升學也是原因。如果情況是這樣的話，政府為何要選址供職訓局興建具規模及現代化校舍，司長為何留7億元加強推廣職業專才教育？政府必須解決在增撥資源與落實政策之間的差距，才能真正讓同學受惠。司長在預算案裏強調，在過去4年經過政府投放大量資源後，貧窮數字整體向下。司長的結論與民間組織的分析有很大出入。樂施會根據政府統計處在2011年至2015年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的收入分析，指出在2015年香港整體貧窮人口突破115萬人，在職貧窮家庭數目在過去5年升幅高達44%。在2011年，香港的堅尼系數是0.537。但是，無論如何，司長承認社會上貧富差距明顯，目前不少低收入人士的生活仍然捉襟見肘。我支持司長的建議，成立稅務政策組，正視稅基狹窄問題，改善香港稅制結構，支持社會持續發展。事實上，在每年交給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意見書裏，我都建議政府要全面檢討稅制，並建議政府開設資產增值稅，配合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為政府提供穩定的收入，紓緩貧富懸殊。在預算案第25至26段，司長指出，政府施政的其中一個重要目標是要為未來持續投資，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在這個財政年度，政府在基建的投資達868億元，為社會帶來數以萬計職位。我支持政府的基建發展，但一如我以往強調，建造業工程能夠持續平穩地展開，工友能有長期穩定的工作機會，對建造業的健康發展和職業安全都有幫助。代理主席，過往我經常指出香港平均兩星期便有一宗致命工業意外，情況不能接受。踏入今年，香港的致命工業意外更接二連三，在今年1月至現在短短3個月，已經發生了超過10宗及12人死的致命工業意外，平均不到兩星期便有1名工友死於工業意外，當中超過半數與建造業高空工作有關。較早前在財委會特別會議上，勞工處稱處方在3月底展開了一連兩星期的高空工作特別巡查，一共發出200宗暫時停工通知書和敦促改善通知書，並作出132宗檢控。這些是事後"補鑊"措施，並不能夠真正解決問題。當財政司司長強調要持續投資基建的同時，但施政報告和預算案都沒有隻字片語提及改善工業安全，我對此深感遺憾。我期望未來能夠看到政府增撥資源，全面檢討香港的工業安全和工傷賠償。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今個財政年度，社會福利經常開支預算為733億元。在《2017年撥款條例草案》二讀辯論發言中，我想問一些公共財政管理哲學問題：政府財政開支為甚麼要存在？財政預算為誰而存在？我已經不是第一次拿出這幅相片，這幅相片裏是一名老先生，他營營役役地用自己的勞力貢獻香港，政府財政開支的存在和他究竟有甚麼關係？其實這位老先生是眾多基層人士的縮影，只要我們認真地張開眼睛去看看我們的城市，在香港任何一個地區，任何一條街道，或任何一個垃圾桶前，我們也可看到很多這些"老先生"。社會上有很多基層人士平時為了生存而賺取最低工資，注意他們是為了生存，而不是為了生活，有時甚至由於最低工資的薪金不足以維持生計，在工作12小時後，仍要倚靠執紙皮幫補生計，真的是"賺得一蚊得一蚊，賺多幾十得幾十"。如果想具體地計算基層生活有多艱難，我也做了一份比較頑皮的習作，希望財政司司長不要介意。

如果以34.5元最低工資換算，基層要不眠不休工作24小時，並且1年不放假，做足57,971小時，即是足足6年半才能支付財政司司長這筆裝修費用。坐擁超過9,000億元的財政儲備，如果政府不是為了解決當前的結構性問題，以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究竟這支出是為了甚麼而存在？正如很多議員發言時所說，就今項財政預算案，無論陳茂波司長如何"賣花讚花香"，這一份始終是一份沒有新意的預算案，根本沒有好好善用公共財政來處理社會需要。簡單來說，在社會福利的撥款方面，它便是一份傾向"少做少錯"，因循守舊的一份預算案。最少在社會各界殷切期待的全民退休保障、長期護理及精神健康上，是繼續以着量加些少的方式來回應問題。代理主席，我在立法會工作不經不覺已經半年，我有一種很深的感受，便是"琳琅滿目，一片荒涼"。在當中我參加了財務委員會的會議和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會議，我可以肯定地說，政府並不孤寒，如果政府是守財奴，便不可能不加思索地向立法會要求撥款58億元予迪士尼樂園擴建，甘心"做水魚"，又會樂於以6,000億元來支付林林總總的大型基建，包括擴建機場第三條跑道、高鐵、西九龍文化區、沙中線、港珠澳大橋及蓮塘口岸，甚至當中有8項基建項目總超支已超過1,000億元，也不介意"一超再超"。既然不是孤寒，唯一可以解釋的是，這個政府從來只知道地皮的價錢，而不知紙皮的價格，這個政府富有但涼薄，不理會民間疾苦。代理主席，我對數字並不太敏感，但我對生命比較敏感。當我看到政府重複這種發展模式，忽略了在地的基層和弱勢中的弱勢，我便認為這個政府真的不務正業，本末倒置。全香港的貧窮人口超過97萬，7個人當中有1個是窮人，堅尼系數是0.537，有28萬人輪候公共房屋，高達4.5年仍然未能上樓，有20萬人生活在"劏房"中，政府人員的薪津和基層外判工人的薪酬差距高達40倍，快樂指數全世界排名只佔第七十五，我們還可以對這個缺乏承擔的政府有甚麼期望？當我們竭力要求政府承擔退休保障責任時，但政府卻選擇性失聰，總把退休保障誤解為"派錢"的方案，甚至以最近推出的終身年金計劃混淆視聽，以投資取代退休保障，這是倒退的做法。首先，年金計劃只能協助具有資本的人士，作為投資退休。即使真的設立按證公司的年金計劃，政府也需要處理數項問題，希望司長可以留意：第一，貧窮及缺乏資本的長者的退休保障問題。第二，政府現時的長者退休保障政策財政可持續性的問題，張建宗司長早前也曾經承認在落實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後，政府需要處理長遠的財政開支。第三，貧富懸殊的問題，即有錢有良好的退休保障，無錢則晚年貧窮坎坷。共產黨人經常說唯物辯證法。

教育是公民權利，就是鄧小平說的綱、儒家說的道。

以綱舉目張的方法來思考，教育是公民權利，我們不會排斥窮人孩子的就讀機會。

國際人權公約保障公民的各種社會、經濟、文化權利，包括教育、醫療、住屋、生活水準等。退保是確保公民的合理生活水準，是公民權利，不止是社會福利，更不是社會投資，更不是個人投資。

"究竟香港政府的心在哪裏？現時長者院舍的輪候時間超過3年，每年還有平均2萬名新人加入輪候，但只增加149個宿位，去年有超過6,000名長者在輪候期間離世。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每隊只增加1名社工。近期大熱電影"一念無明"根本是精神康復者的控訴。現時全港有超過20萬名精神病康復者，ICCMW的工作量已經"爆煲"，難以再主動出擊；ICCMW同時需要追新的個案數字，亦難以兼顧舊的個案，而醫院管理局的個案經理卻只能服務小部分重症個案。這些事並非今天提出，亦不是只有我提出，很多人都說過，很多時候都說過，重重複複地提出，只是希望大家明白，你認為在每區增加1名社工便能解決現時精神健康的問題嗎？最後我仍要提出這個問題："政府的財政開支究竟為誰而存在？"這是很重要的問題，誰的財政開支？

如果沒有全民退休保障，如果撥款並非用在弱勢社群身上，我想我唯有反對撥款，立此存照。小說家米蘭.昆德拉說過："憐憫是最高的想象力。"香港政府經常說要搞創意經濟和創意產業，希望香港人有較多創意。其實你是否明白，最需要創意和想象力的便是香港政府，那種想象力並非"創作力量同幻想會嚇你一跳"那種，而是一種對弱勢和有需要的人的憐憫。我很希望局長、司長、署長或任何首長明白，在接下來的政府，我們需要官員有一種憐憫，有一種以憐憫作為最大想象力的能力。

作者說他看見的是一種階級的世代，再努力都沒用，從小便無法翻身的世代，從所得的不平等到機會的不平等，作者探討的是28個向上流動與無法翻身的生命故事。我很想把這本書送給司長，我稍後會把這本書送給司長，希望司長有機會也可以與我們一起探討，並非今天的貧窮，而是跨代貧窮，一種延續的貧窮，一種不斷循環的貧窮，成為香港永劫的輪迴。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是新任"財爺"的首份功課，正當大家期望新人事會有新作風的時候，相信不少人也大失所望。有人說，上一任財政司司長離職太急，也有人說，新任"財爺"接手時一切已成定局，神仙難變。當然，目前只是"口同鼻拗"，沒有人知道實情為何。"財爺"在演辭中提出穩中求進的方針，但如果套用武俠小說的術語，這份預算案馬步是夠穩，但招式來去也是那幾套，零突破，無新意，兼悶着街坊。所以，香港工會聯合會認為，預算案是穩健"有凸"，氣魄"輸凸"，有"曾"規、"陳"隨的味道。

代理主席，當人人也在討論人口老化的問題，政府在2015年年初發表了一份人口政策報告，確立在30年後，長者人口達到整體人口的三成。老人家的退休生活、社會照顧、醫療支援等政策規劃，已經到了迫在眉睫的緊張關頭，否則再遲便神仙難變。不少學者和關注團體都認為，眼前已經是實行第一條支柱，即是公共退休保障的最後機會，否則無論在融資上，以至回報上，也追不上人口老化的高峰期。很可惜，政府以一錘定音的態度，怎樣也不肯碰觸融資的問題，令退保諮詢雷聲大，雨點小，有些"眼闊荷包窄"的感覺。綜合性退休方案再次失敗，政府只是以扶貧的角度，以有經濟審查的高額長者生活津貼來取代，並收回原本預作退保的500億元，用來支付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的數目。代理主席，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的項目的確能夠幫助一些清貧長者多領千多元，根本沒理由反對，但將500億元撥回"大水塘"，很明顯政府是有意表達"落閘封盤"、二話不說、一句斷尾的意思，形成資源競爭的假象，將長者分門別類。如果政府覺得500億元不足以應付未來的退保，我想問，已經撥入未來基金的2,200億元是否更有需要用作退保的最大後盾？

代理主席，接着在社福安老範疇，今年預算案撥備300億元加強有關服務，聽起來是一個亮點，是一個頗大的數目，但看真一點，300億元並不是立刻用，也不是一次過用，是讓部門慢慢逐步使用，這樣做即是看不到成效。同事經常說，只是輪候長者院舍已最少等候3年，每年有6,000名長者在等候期間已經仙遊。

買位計劃每年也只是增加數十個位。代理主席，現時長者人口仍然只佔整體人口的一成三，如果將來佔三成，我們的長者服務會變成怎樣呢？代理主席，接着是有關中產生活和住屋的範疇。其實很多市民和街坊近年也覺得生活不愉快，其中最主要、最大的原因，便是覺得政府沒有與他們connect，覺得政府不了解他們的困難，令措施不夠"貼地"。以中產為例，今次預算案，他們是有受惠的，但他們最關心子女教育開支上漲、租金非常貴、以及在一些免稅額幫補方面，均是四大皆空的。至於未有置業和無法"上樓"的市民，他們看到樓價超現實地上升，但工資卻總是"擠牙膏"般逐少增加，當然心理十分不平衡。以居屋定價為例，如果居屋仍然以市價的七折來定價，大家可以看到最新一期居屋的申請資格已經上升至52,000元，即是一些中低收入人士要與中高收入人士競爭購買居屋的機會。此外，在稅務條例方面，我們昨天剛舉行一個關於預算案的Bills Committee，當中討論調整稅階、提高個人進修免稅額，由8萬元增加至10萬元。我在會上質問，究竟政府是有系統地部署每年的工作，還是每年也是應付式，誰喊得大聲，便在有關部分增加免稅額？很可惜，我聽回來的答案確實是沒有具體部署，而是回應式居多，聽到也使人感到心寒。代理主席，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最新數據顯示，不論樓價或租金指數，在過去10個月也連續上升，高踞不下，租金指數即實質租金更較之前上升13%。而根據不同數據指出，住屋開支已佔本港家庭支出超過四成了。代理主席，政府近年經常說要覓地建屋，但公營房屋的興建量年年也不達標，每當一些私人樓宇或資助房屋推出時，市民也要搶購，好像較六合彩中獎更困難。正如今天即將截止申請的居屋般，保守估計，截至目前為止最少已超額申請28倍，間接製造樓價繼續上升的剛性需求。同時，為了遏抑樓價而不斷推出的"辣招"已漸漸不夠"辣"，因為大家也已經麻痺了，反而令市場二手供應冰封，一手供應被炒起，樓價繼續乾升，發展商繼續以天價投地，並以"納米樓"應市，以超細單位填補香港人有限的負擔能力，試問這種"蝸居"是否大家所樂見呢？

房屋仍然是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但埋單計數，市民卻未能感受到實際得着，亦看不到政府努力的成果。代理主席，就着房屋問題，我與工聯會過去已提出不少建議，例如在居屋之下加設多一層夾心階層置業計劃、解決居屋二手市場按揭成數問題、調整從價印花稅第2標準稅率予首次置業人士、檢討租金管制，以及引入物業空置稅，希望透過一系列措施彌補過去的不足和現時市場的失衡。

縱使在過程中會遇上困難，但我們如何克服困難，使為市民日夜疲於奔命的公務員可有多一個醫療選擇呢？同時，在青年方面，青年宿舍至今仍然是在計劃當中，要看到宿舍落成，便要等到2018年。在現時5個計劃中，有3個的落成時間更由2020年變了一個大問號，是連落成日期也欠奉的。那麼，究竟政府對於青年的住屋需要，是否真如其所說般"肉緊"，抑或只是在裝模作樣呢？

代理主席，我不知道數個月後的"財爺"會是誰，但如果"波叔"仍然有機會繼續坐定在此當"財爺"，我希望他不要甚麼事情也不做。既然他有掌管發展局的經驗，如果將來委以重任，需要兼顧一些土地發展時，也希望他不要變成"無尾飛陀"。代理主席，我希望來屆政府可以細心考慮工聯會就着房屋至安老等各範疇的建議，以及希望下屆政府在其工作5年後，於屆尾時可令市民有刮目相看的感覺，真心感受到政府與市民"connected"，而非你有你connect，我有我connect。政府必須回應市民在生活和居住上的願景。

而且，過去在政治倫理上，大家也很了解如果政府在預算案中向"拉布"屈服、跪低，將來若任何政黨、任何黨派有任何訴求，也可以發起無止境"拉布"，屆時局面會如何，我相信大家也心裏有數。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理性討論，以及在其他場合中，繼續爭取應有權益和政策推展，不要再在此"拉布"。多謝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談到"拉布"，確是層出不窮，上屆立法會尾段，醫改便是由1個人一直在"拉布"。言歸正傳，今次的財政預算案雖是本屆政府的最後一份，不過，這份財政預算案並未因而"綁手綁腳"，仍然增撥資源，照顧社會的弱勢社群，改善民生及推動新產業發展等，我覺得這些都是值得支持和肯定。環球經濟前景不明朗，存在很多不穩定因素。除要照顧社會民生整體訴求外，政府亦應積極扶助中小企的發展。樂見本年的財政預算案在中小企的需要上有所着墨，吸納不少業界建議，例如推動再工業化、預留土地發展電子商貿、物流，以及積極擴展駐海外及內地辦事處的網絡等，相信這些相關措施都會在推動業界發展方面帶來一些正面作用。須知道全港有九成八的商業機構都是中小企，也是私人市場一半員工的"米飯班主"，與普羅大眾有唇齒相依的關係。

當然，福利政策無疑對整體社會有好處，但中小企卻會因此承擔更高人力成本和合規成本，從而削弱中小企調整身段，適應環境的靈活性。政府必須在重視社會整體利益的同時，亦要顧及中小企的存活能力。否則，殺雞取卵，整體社會的經濟必然會崩潰，後果不堪設想。談到取消強積金對沖，目前政府積極尋求取消強積金對沖的安排，並在施政報告內提出具體的"劃線"方案。對於政府承諾一次過注資60億元，在首10年支援商界支付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建議，勞資雙方均感到不滿意。在資方方面，認為政府必須加大注資金額以承擔，而勞方卻不接受把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計算準則削減至二分之一。但是，目前勞資雙方對這個問題的態度較過去開放。而且，商界更願意為解決這個問題而多走一步，包括考慮為解決取消強積金和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對沖的問題，額外承擔供款，希望尋求勞資雙方妥協的方案。我非常理解特區政府面對勞工界和社會上的廣泛壓力，要解決取消強積金與遣散費、長期服務金對沖的問題，而民建聯亦認同取消強積金對沖的大方向。但是，我必須強調和重申一個問題，僱主對政府提出取消強積金對沖方案的最大憂慮，莫過於中小企經營困難，甚至面臨倒閉時要支付一筆難以預計的大額現金開支。莫說在推行有關計劃的10年後，中小企要全數承擔所有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即使在政府補貼的10年過渡期內，如果中小企的流動資金緊張，亦未必能支付這筆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從而要負上刑責。當然，應如何計算僱主額外增加供款的金額，究竟是以一個額度計算，還是以薪金百分比計算呢？供款又交給誰來運作等細節都有待討論。我期望本屆和下屆政府能循有關方向加以詳細研究，提出一個勞資及社會均贏的"三贏方案"，解決強積金對沖的問題。談到對中小企的有關措施，就針對扶助中小企的措施而言，政府提出延長"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的申請期5年、提升出口信用保險局的承擔能力至550億元、寬減2016-2017年度75%利得稅。

不過，政府針對中小企的有關措施，只是紓緩一些中小企經營困難的"輸血"措施，未有協助中小企開拓市場及提升整體競爭力，令中小企能做大做強的"造血"措施。總括而言，這些可說是"輸血有餘，造血不足"。其實發展業務就要開拓更大市場及轉型升級，這永遠是中小企要發展的不二法門，但是，政府在這方面的力度並不足夠。要開拓新市場，政府應該做好穿針引線的工作，協助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了解不同地方的政策法規、文化、市場環境，以及協助這些企業與當地政府、商界、民間溝通。要有效令中小企掌握新市場的情況，如果單靠香港貿易發展局現時的做法，的確並不足夠，現在只是走馬看花、水過鴨背的交流訪問成效不彰，資源使用亦不得其所。過往政府都有資助中小企在新市場做一些展覽，"開show"。但是，礙於有關的前期功課做得不足，又沒有尋求相關商務部門協助，整體上沒有帶來一個令人滿意的成效。

在這方面，駐海外及內地辦事處可以加以配合，發揮其作用。與此同時，針對協助港商積極開拓海外市場，政府應該設立一站式營商資訊平台，以網站及資訊中心的形式，為本港中小企提供政策法規、融資渠道、企業管理、市場環境等方面的資訊及顧問服務。隨着時代發展，中小企的競爭力面對挑戰，除了部分企業之外，目前社會普遍中小企對創新科技的運用仍未趕得上時代步伐，政府應該多加宣傳和培訓，讓各界明白創新科技所帶來的好處。例如現在流行利用網絡銷售，中小企要參與，便必須明白，要懂得這個遊戲規則。針對現時有不少傳統行業正正在這方面十分滯後，政府應該大力支援中小企實現升級轉型發展，甚至為自己的行業重新定位，透過創新科技為行業注入新的活力。中小企要生存，資金周轉問題永遠是重中之重。中小企資產薄弱，往往向銀行借錢都是困難重重，針對這些問題，現時當局的政策主要依靠"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以及其轄下的"特別優惠措施"，由按揭證券公司提供信用擔保，協助中小企向銀行借錢。但是，多年來，業界都反映，特區政府在2008年12月推出的"特別信貸保證計劃"，反而更得到中小企的接受。既然新不如舊，政府是否應該檢討當中的原因，考慮重新推出當年的特別信貸保證計劃，取代現時的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主席，說一說旅遊及相關行業。

主席，在行政長官選舉期間，林鄭月娥高舉所謂的"理財新哲學"，在政綱中這樣提出："我們需要在確保公共財政穩健的前提下，採取具有前瞻性與策略性的理財方針，有智慧地把'取諸社會'的財政盈餘'用諸社會'。"她又指出這套新哲學包括："把握機遇，投資未來"、"及時投放資源，防患於未然"、"有效運用財務措施，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落實稅務新方向，提升競爭力"。"林鄭"更在選舉論壇上說出了我們的對白，以我們平常所說的話，不斷指責曾俊華提出的公共開支增幅不及經濟增長，又指他帶頭在大幅盈餘下削減政府部門的開支。她真的以為自己是以議員的身份批評政府，在那一剎那可能已忘記她本身也是政府的一部分，是一人之下的"第二把交椅"。如果她有這種見解，她可曾於在位時發表？她這種說法，令人以為曾俊華妨礙了現屆政府推行"理財新哲學"，於是未能創新，多年來一直沿用舊思維理財。今次這份財政預算案的草擬過程，不就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讓林鄭月娥或梁振英實踐他們口中的"理財新哲學"嗎？

首先，在2016年12月12日曾俊華辭職前，當然是由曾俊華主導預算案的撰寫工作；在2016年12月12日至2017年1月6日期間，則由署任財政司司長陳家強負責草擬工作；到了2017年1月16日之後，替工陳茂波當上了財政司司長，此後便應該由他主導。所以，就這份預算案作出批評時也得小心，必須按時間表針對正確的人士，向他問責。今年的預算案亦出現以往的問題，包括嚴重估算錯誤；預留大筆資金作沒有時間表的用途；浪費大量公帑粉飾太平，推行暴政；以及削減惠民措施。在上述多個問題中，估算錯誤當然是前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責任。曾俊華在上個年度的預算案中，原估計今年盈餘有100多億元，但今年的實質盈餘到了陳茂波撰寫預算案時已有900多億元。曾俊華再次低估財政盈餘，充分顯示他擔任財政司司長多年，仍未能準確掌握香港的經濟狀況和房地產情況，因而作出錯誤估算。盈餘遠超預期亦顯示他繼續高估經濟風險，製造危機假象，以此作為藉口減少用錢，令市民不能分享經濟成果。

但是，坦白說，現任財政司司長對此亦有責任。我發現我所作估算似乎更勝現任財政司司長，因為當陳茂波在預算案第58段指出2016-2017年度盈餘預計為928億元時，我已斷言最後的結算數字肯定超過1,000億元。當大家都說今年有900多億元盈餘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卻在2017年3月31日發出的新聞公報中指出，2016-2017年度首11個月的盈餘為1,105億元，這仍未計算3月的收支情況，但即使假設3月出現輕微赤字，最後的盈餘也會超過1,000億元。當然不是，其實只是過去的財金官員都使用了最保守的估算方法，令市民以為香港沒有那麼多盈餘，不宜亂花錢。過去曾有不少報道指曾俊華經常與梁振英發生衝突，梁振英經常指責曾俊華的理財哲學過於保守，而奉行梁振英路線的"689"2.0亦即"林鄭"，亦以同一調子在特首競選過程中攻擊曾俊華。

在現時已錄得1,105億元盈餘之下，政府其實有很大空間推出利民紓困和惠民措施，改善市民的生活，但是以梁振英為首的政府卻繼續美其名以"投資未來、關愛共享"這個動聽的口號，把預算案變成一份"預留案"。政府預留300億元加強安老和康復服務；預留200億元提供體育和康樂設施；預留100億元作創新科技發展。這肯定是臨急臨忙，不知要如何花費這些金錢，而"出口術"將之預留作上述用途，何解？

我不是說香港有窮人便不能開party或生日會，但與此同時，政府開庫濟貧，幫助罕見病患者獲得所需藥物，同樣也可以是慶祝回歸20周年的活動，不是嗎？如果政府讓市民選擇，把這些金錢用作放煙花還是幫助一些極有需要的人士，我相信市民會作出明智的選擇，但現在卻只能說是把這些錢用作粉飾太平。政府實在難以解釋，因為有很多問題，尤其是一些可用金錢解決的問題，政府不肯為之，但卻撥款慶祝回歸。此外，在兩位特首候選人的政綱中均提到要取消、擱置或暫時取消TSA，但政府卻仍在今年撥款中撥出7,300萬元舉辦TSA及BCA考試。早前有報道指梁振英誓要繼續強推小三BCA，背後目的是讓具有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背景的出版社可以繼續售賣操練TSA及BCA的課本，每年賺取2億元。

另一方面，我要特別在此指出，今年各政策局官員在面對議員就預算案提出的質詢時，均以一種敵對或作對的態度作出回應，似乎不太合作，甚至答非所問，令議員無法獲得相關數字。

議會內有超過一半議員認為應停止推行小三BCA，我亦希望大家可以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支持我的修正案。今天有多位建制派議員，例如我剛才現場聽到郭偉强議員發言時提及過去的"拉布"行動。

立法會議員的最大權力是甚麼？我們日常提出的意見和議案全皆沒有約束力，即使69票一致支持，如果政府堅持不從，我們也沒有辦法。

主席，在餘下不足3個月的任期之下，政府用審慎穩健的態度，制訂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是可以理解的。我首先想從業界的角度談談。預算案履行了今年施政報告的承諾，加大了對體育的投入，是非常值得支持的。但是，在其他方面，除了重申既有的支援政策之外，就沒有加大支援力度，未能夠為業界帶來驚喜。先談談體育方面。預算案落實了施政報告的建議，包括預留約200億元，供政府在未來5年增建或重建26個體育及康樂設施項目，以及表示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319億元，以展開啟德體育園的建造工程。主席，體育場地不足，是本地體育發展存在多年的問題。政府今年終於能夠下定決心，投放大筆資源在場地建設上。雖然部分興建場地的建議，已經在地區討論了很長時間，但最終獲得政府落實，仍是非常值得支持的。至於啟德體育園，由構思到今天準備申請撥款興建，一路走來確實不易。多年來，體育界一直期望香港能夠有一個大型的體育場地，一方面能夠彌補場地短缺的問題，為公眾及運動員提供更多練習及進行運動的地方，另一方面亦希望能夠為本地爭取舉辦更多體育盛事。如果啟德體育園能夠順利落成，加上各項場地建設，相信對推動本地體育普及化、精英化及盛事化的政策目標，將會有很大幫助。主席，除了硬件設施的投入，軟件配套的支援亦不容忽視。政府在本財政年度提出，將注資10億元予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雖然政府增加了注資，但正如我在施政報告的發言中指出，10億元的數額明顯不足夠。政府在2011年撥出70億元設立基金，就是希望利用其投資回報，支持香港體育學院每年的恆常運作開支。但是，我們從政府在財委會的答覆可以看到，2016-2017年度的基金投資回報只有2億1,800萬元，但撥予體育的款項就需要4億5,100萬元，而體院在2016-2017年度的預算開支是5億800萬元。施政報告已經指出，政府過去10年支援的精英運動項目已經由13項增加至17項，在體院接受訓練的運動員由650人增加至超過1,200人，當中全職運動員在5年內亦由180人增加至超過300人。顯而易見，依靠基金回報來支持體院運作的原意已經無法達成。現時增加注資10億元，相信每年的投資回報只會增加二三千萬元，仍然不足以令基金回報大幅上升，以滿足體院運作的需要。隨着本地精英體育的不斷發展，我希望政府未來能夠再認真審視基金的運作情況，在適當的時候再給予注資。此外，我們知道運動員獲挑選進入精英培訓系統之前，絕大部分在學校接受訓練，亦有不少在社區內的體育團體接受訓練而取得成績。因此，加強對基層體育團體及教練的支援，對發掘更多有潛質的運動員、強化運動員培育系統是極為重要的。另一方面，很多非精英的體育項目一直自食其力，靠調動自身的資源，艱苦地推動項目的發展。因此，我希望政府加強對體院投入的同時，亦不要忽視精英培訓系統以外接軌培訓的需要。不能夠否認的是，政府在體育方面的經常性開支，由2013-2014年度的36億5,000萬元增加至本財政年度預算的48億7,000萬元，增幅超過三成，可以說政府對體育是有承擔的。可是，即使有場地、資源，亦需要政策的配合，才能夠更有效地推動本地的體育發展。因此，我在上屆立法會提出議案，要求評估體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政策的成效，制訂長遠的體育政策，從政策及架構、資源、場地及設施等多方面，支援本地運動員，以及鼓勵市民參加更多體育運動。有關的議案得到立法會通過，可惜時至今天，政府對此要求仍然推搪，理由是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3個政策目標深得體育界支持。必須指出的是，沒錯，現時3個政策目標均獲體育界支持，但體育界同時亦有聲音，要求檢討現時的體育政策，按本地體育發展的現況，作出適當的更新及調整，以切合體育界及公眾的需要。另一方面，政府的體育政策亦應該考慮到產業化的需要，為體育界引入更多資源，以提升運作水平。事實上，在倫敦奧運會之後，特首梁振英先生亦曾經表示會借鏡英國的經驗，全面檢視本地的體育政策。但是，政府最終沒有在餘下的任期履行有關承諾，無疑令人有點失望。主席，在文化藝術方面，預算案只重申了政府過去提出的資助計劃，例如"藝能發展資助計劃"、"藝術發展配對資助試驗計劃"等，作為持續支援本地藝術發展的措施。除此之外，並沒有新的資源投入。誠然，施政報告已經表示會將西九文化區的商住發展權授予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因此，若以政府對西九文化區的注資而論，政府今年對文化藝術的投入可說不少。西九文化區是本地一項重要的文化基建。事實上，因為建築成本的上漲，西九文化區的設計又較撥款時所預期的複雜，政府在2008年授予西九管理局的216億元已經不足以落實計劃。因此，政府注資西九管理局，提供充足的資金興建第二期及第三期的文化設施，滿足藝術界對場地的需要，我作為西九管理局的董事會成員，必然會支持。然而，授予西九管理局商住管理權作為注資的手段，我是有一點擔心的，特別是如何避免西九管理局變成專注地產發展，忽略文化藝術發展的重點，以及如何確保向西九文化區的注資是足夠而不是過量，如何為整體文化發展的資源作更好的配置，這些問題都需要政府考慮及回應。因此，除了注資西九文化區外，我認為政府亦不能忽視在其他文化藝術方面的支援，特別是對中小藝團的支援，以及從業員待遇的提升，都需要政府引導或投入更多資源。

在這段期間，政府應該投放更多資源於文化軟件發展，例如加強人才培訓、改善業界薪酬待遇、促進海內外文化交流，以及推動文化藝術教育等以作配合，不要因為已經投放了相當資源在西九文化區，便在基礎文化藝術的投入上放慢手腳。主席，在創意產業發展上，預算案主要提出資助和舉辦一系列活動，在內地及海外城市展示本地創意產業的發展，例如舉辦電影展、設計展覽、香港漫畫家作品展覽和時裝表演等。這些宣傳工作我是支持的，但要真正推動創意產業發展，其力度仍然不足。近日，政府宣布正式終止數碼聲音廣播服務。在2010年，政府滿腹雄心壯志，推出數碼聲音廣播服務的發展框架，並在2011年發出3個牌照。可惜政府未有把握時間和機遇，加強推廣數碼聲音廣播，開拓觀眾源。數碼電台既要面對模擬聲音廣播的競爭，又要應對網絡上多不勝數的網台挑戰，政府且沒有提供足夠支援。

傳統的電視廣播業其實亦正面對相同的挑戰。隨着互聯網發展，網上影視平台百花齊放，節目選擇的覆蓋面也甚廣，市民收看電視節目的習慣隨之而變。而且，隨着科技進步，網絡上的侵權行為亦變得層出不窮，《版權條例》多年來卻未有更新。政府過去曾兩次向立法會提交條例修訂建議，但最後也無疾而終，令《版權條例》無法追上科技發展，對於串流的侵權行為仍然束手無策。電視台營運者的投資無法得到合理回報，業界的收益也持續被蠶食。另一方面，經營傳統電視業務需要受到牌照條件和《廣播條例》規管，例如在投資額的承擔、提供節目的種類、數量和質素及廣告播放等都有嚴格要求，令電視台在節目調動、經營運作和開拓收入等方面，都欠缺彈性去應對市場變化。事實上，亞洲電視有限公司已經結業，而香港有線電視有限公司長年虧蝕，其母公司已宣布不再提供新資金，即使不斷洽商注資，前途仍然未明。最近，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公布其2016年業績，也較2015年大幅下跌六成，並已申請交回其收費電視牌照。電視廣播的營運環境越見複雜困難，卻未見政府考慮檢討廣播政策，適度放寬規管，在扶助本地獨立製作公司方面又表現無力。若說要鞏固香港的亞太區廣播樞紐地位，恐怕只是奢談。政府在更新《版權條例》方面沒有進展，香港可能不單做不成廣播樞紐，甚至隨時會變成盜版樞紐。主席，在眾多創意產業行業中，政府對於電視業和設計業的關注比較多。我非常高興看到香港電影發展局及電影發展基金對於培育新人的努力初見成效。"首部劇情電影計劃"之下的首兩齣電影，"點五步"及"一念無明"，也取得良好成績，我們亦看到一直扶持的一批年青電影工作者逐步成長，進入行業。當然，對於這兩個行業的支援，我認為是仍需加強的，但除了上述的電台電視業外，政府對其他創意產業，例如出版業和音樂界等，也是支援乏力的，所提供的支援主要依賴"創意智優計劃"。可是，在過去數年，電視、音樂和出版等界別申請獲批的計劃數量偏少。"創意智優計劃"運作多年，我相信也是時候進行檢討，以進一步加強與業界的聯繫，了解業界需要，與業界合作舉辦更多推動創意產業發展的項目。可是，長遠而言，政府也不能只靠這些零散措施，而需要為創意產業制訂長遠、整全的發展規劃，讓創意產業內的不同行業可以持續和均衡發展。主席，過去10年，特區政府持續錄得財政盈餘。截至今年3月，我們的財政儲備已累積至9,360億元，超過了24個月的政府開支。誠然，香港稅基狹窄，主要依賴賣地和印花稅的收入並不穩定，再加上全球政經環境轉變，政府居安思危，慎用儲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們不應只是累積財政儲備，而應該善用儲備，投資未來，創造更加理想的發展環境，為市民建立一個可以安居樂業的地方。很可惜，過去多年的預算案也沒有從這方面作較多的考量。我希望新一屆政府可以提出新的理財哲學，並帶來一些轉變。另一方面，近年基礎建設佔政府開支的比例亦越來越大。固然，我們有賴基建的投入來支援社會各方發展，但如果細心觀察，近年政府的基建開支增加其實源於項目屢屢出現超支，特別是鐵路工程，不論是高鐵、沙中線或南港島線，都曾因為前期工程和準備工作不足，在工程進行期間才發現有設計問題，需要進行額外工程應對。這一方面使工程受到延誤，市民更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為超支工程結帳，同時也製造了議題，讓部分議員"拉布"，妨礙其他建基工程計劃的正常審議。政府有必要檢討這些工程的前期工程指南和部署，力求準備工作和勘察資料準確，做好工程預算，避免此風再長。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主席，我會就人力資源及小販管理方面表達工聯會的意見。主席，無論在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力資源都是十分重要的資產。對於香港這個缺乏天然資源的地方而言，尤其重要。

主席，市民對財政預算案有甚麼期望？我問過很多市民，接獲很多不同訴求。但綜合而言，他們是希望政府能善用資源，應節省便節省，千萬不要浪費，但又要應花便花，希望能短期內做到利民紓困，尤其照顧最需要照顧的老弱社群。長期而言，大家也希望政府能投資在發展經濟、創造就業和提升香港競爭力的項目上。市民亦希望政府投資在教育上，好好教育我們的下一代，改善市民的生活環境，令市民可安居樂業。就今次的預算案，我並沒有接獲很多市民投訴，一些中產朋友也對我表示他們頗滿意。但是，也有市民向我反映，覺得政府在解決一些關鍵問題方面仍有不足之處，例如房屋、刺激經濟、支援中小企業、解決旅遊業現時面對的寒冬問題、應付人口老化、解決醫療人手不足及鼓勵生育等。主席，投放資源推動經濟發展，尤其是推動產業多元化，是十分重要的。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經濟沒有發展，市民的收入便不會增加，年青人便更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政府收入減少，民生問題便更不能改善。我近年經常聽到一些本土派的年青人，說要叫停香港發展經濟，說香港發展得太多、太快，不如先停一停，等一等；說機場、鐵路、大橋、新市鎮等都不要推行；他們更說香港要自給自足，要趕走遊客；每一件事也說要自己獨攬，其實就是閉關自守。主席，我一直也很欣賞年青人有理想和追求，但我不可以鼓勵他們不切實際，追求烏托邦式夢想的行為。

但是，我亦希望政府再投放更多資源，推動其他多元化產業的發展，以及投放更多資源在人身上。主席，我們剛才談到，我們要發展智慧城市，我說過多次，如果香港要發展智慧城市，其實我們必須要有智慧政府。如果我們要有智慧型的政府，我們便要有智慧型的公務員團隊。我們需要我們的公務員團隊有更開放的態度，更能善用科技，以及有創新的思維。參看周邊地區，例如新加坡已開始由政府成立設計思維與創新學院，培養其公務員對公共服務的創新，以及設計的創造力。培養公務員在公共服務的創新和創造力方面，香港政府似乎想也未想過，或者我們只為中層公務員提供少許培訓，但對於決策層，我們似乎覺得他們無須培訓。如果我們沒有一隊具創新思維的公務員團隊的話，其實很多事情也做不到。所以我希望新一屆政府除在理財方面有新哲學外，在公共服務和公共決策上也有新的哲學、思維和方法。投放資源在人身上，其實應從小開始。

因為我們學習設計的思維及美學的概念，其實對整個科技、創科教育都十分重要。

主席，我在此特別希望再提醒政府應要投放更多資源，支持紀律部隊。紀律部隊是維護香港安定繁榮的最重要基石，我希望政府基於消防員的職責和工作危險性，盡快為他們設立獨立的薪級表。希望政府明白，改善消防員的薪酬福利，其實是對他們工作表現最大的肯定。在警隊方面，政府應要繼續加強警隊的裝備，例如全面落實警員配備攝錄鏡頭等，這些也有利於維持社會治安。而且，政府亦應盡快增撥資源，研究制定禁蒙面法及侮辱公職人員罪。這些法例均有助提升警隊和整體公務員的士氣，對維持社會秩序、令社會重回正軌也會有很大的幫助。在入境處方面，我認為政府應該增加入境處羈留中心的人手和資源，我多次要求政府修訂《武器條例》，以及增加資源，讓入境處同事可以自行制訂和進行槍械訓練。在徹底解決假難民問題之前，我們必須支援入境處人員有效管理現時已經超出負荷的羈留中心，確保前線人員的安全。與此同時，我們仍然面對大量積壓的免遣返聲稱個案，必須增加人手，對症下藥，切斷這些假難民來港賺快錢的誘因，全方位打擊濫用免遣返聲稱的假難民問題，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主席，香港除了房屋問題之外，我們未來面對的最大困難，便是人口老化的問題。很多市民告訴我，他們十分關心安老和殘障人士的服務，因為大家已經年老。政府在今次預算案預留300億元加強這方面的服務，是值得肯定的，但長者的宿位需求極大，政府計劃新增的宿位仿如杯水車薪，仍然遠遠追不上需求。政府應該更積極尋找更多地方，興建長者宿位和安老服務設施。我們經常說，政府興建的公共屋邨應該預留更多地方，用來提供安老服務、青年服務等，但政府經常說，如果多興建安老服務設施，便會減少興建住屋單位，政府現時要解決房屋問題，所以不能興建這麼多設施。這些思維是需要轉變的。要應對人口老化，除了投入資源提供長者有關的服務之外，也應該支持創新科技的研發，應對人口老化的挑戰。此外，主席，有很多智障人士的家長向我反映，智障人士的院舍、宿位和服務極不足夠，現時智障人士輪候院舍宿位的時間是8至10年，這些情況真的不能接受，而且也為家庭帶來很沉重的負擔。所以，我也要求政府增加資源，幫助這些家庭，希望可以紓緩他們的困難。有些良好的項目，例如智障人士牙科服務其實真正是德政，但政府卻表示不推行。政府應該多考慮這些德政，並且保留成為恆常服務。在醫療方面，預算案落實增加病床和普通科門診的名額，提升專科門診和急症室的服務量等，以及增加精神科醫療人手，擴展臨床藥劑和藥物協調等，這些均是一些十分好的服務，尤其是將長者醫療券的受惠年齡由70歲降低至65歲，這些真正是德政。但是，我們面對醫護人手不足的問題仍然非常嚴峻，政府仍然未能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只有硬件，而沒有軟件，其實問題仍然不能解決。只有硬件、軟件兩方面同步入手，才能真正改善醫療的問題。主席，除了提高生活質素，其實市民對社區規劃和設施越來越重視。

其實一個規劃良好的社區，可以增加市民對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政府日後規劃時，不要只是說要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行事，而應該考慮如何能夠更加人性化、更加貼近居民所需。主席，我也希望政府特別關注鄉村設施和發展的問題。過去，政府的理財原則經常以經濟掛帥，一定講求經濟效益，但這些思維同樣需要改變。例如鄉村欠缺公共配套設施，如食水、道路等問題，我們經常提出，現時很多鄉村沒有緊急通道，車輛無法進入，鄉村人口同樣會老化，救人如救火，為何可以沒有通道呢？鄉村的各樣生活配套設施同樣也是基本人權，我希望政府處理這些問題時，不要經常跟我們說經濟效益，同樣要用同理心思考，急市民所急。我也希望政府多關心動物，增撥資源幫助流浪動物的問題，設立動物警察和動物保護法。作為世界公民，也希望政府能夠多推動節能減排，支持再生能源和支持回收業的發展。很多媽媽告訴我，希望政府幫助她們在輔助醫療服務方面多做一些。最後，主席，我希望泛民議員今次不要再"拉布"，因為很多市民也希望預算案裏面提到的利民措施可以盡快通過，如果好像工務小組委員會那樣不斷"拉布"，市民覺得會拖垮香港，阻礙香港的發展。主席，我謹此陳辭。

以前有一名財主招呼客人在家裏留宿，客人觀察到這個家真的很漂亮，美輪美奐，但灶頭的設計似乎極有問題，很容易引起火災，所以便善意地建議屋主出錢請人重新設計煙囱和將用以生火的柴搬離灶頭。

事後，這名有錢的屋主大排筵席，邀請所有鄰居到來感謝他們，亦賠償足夠金錢給所有受波及的鄰居，唯獨一人，便是故事中的主角，即善意提醒屋主的有心人。對於當初勸他曲突徙薪的客人，他連一句感謝的話也沒有說。主席，預算案以至香港近年整體的公共財政政策和策略有點像這名有錢的財主。政府用在實事及人民福祉上的錢出奇地吝嗇，但用在講究排場、看來美輪美奐的大型基建上的錢卻是毫不猶豫的"洗腳唔抹腳"。以本屆政府或本港的財政盈餘而言，除用在多項千億元基建外，其實仍然有大量盈餘可以與民共享。香港在安老、教育、住屋、醫療和扶貧等民生問題上其實均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資源。政府在興建高鐵、機場第三條跑道時從容不迫，容許先撥款後研究，但卻沒有將同樣的邏輯放在民生事情上，反而進行大量研究、研究、再研究。香港人要聲嘶力竭才爭取到一點一滴。政府口口聲聲說要穩健理財，說預計2020年或許會有赤字。

從以下數項民生議題可見預算案如何缺乏對人的關懷。預算案指會預留300億元，以加強安老和殘疾人士的復康服務。

上述方案的5年計劃過去後，政府沒有推出任何安老或社福規劃目標。主席，一個有效的規劃機制應該評估每年離世和新增的殘疾人口，這樣才能全面地訂定土地和社區建設目標。不過，現時卻沒有這方面的評估。除300億元這個亮麗的數字外，政府沒有在安老政策及土地規劃上下任何工夫。

全民退休保障是本屆特首5年前的選舉承諾，但至今他卻沒有作出任何願意解決這個迫切需要的實際承諾。在民間及學者提出可行的方案後，政府依然無動於衷。雖然政府口口聲聲表示人口老化嚴重，但政府有否完全的實際認知，以及有否任何願意解決這問題的決心呢？這屆政府的確令人感到極度失望。主席，更亮麗的數字是教育的經常開支。預算案預留786億元作為教育的經常開支，這的確是非常大的數字。但是，正如葉建源議員剛才所說，這數字只佔經常開支21.2%，是自回歸以來的新低。我剛才經常多番提及對人的關懷似乎是口惠而實不至。教育在眾多的民生議題中是最特別的，最需要這種關懷。教育開支固然非常重要，但在增加學額、改善校舍環境和推行交流外，政府有否投放資源關懷學生及老師呢？對於老師同工不同酬的問題、合約老師懸而未決的問題，以及更重要的學生自殺問題、老師和學生精神健康的問題，預算案似乎並沒有觸及，絕對沒有展現對人的關懷。主席，延伸下去所牽涉的是醫療問題。

主席，這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庸醫思維。政府根本沒有任何長遠醫療政策方案。醫療福利是社會最重要的保護網，而預算案一方面對基層醫療隻字不提，另一方面則說會研究以扣稅的方法將有能力的市民推向私人醫療系統，這並非負責任政府應有的態度。主席，最近有一個港島區的樓盤開賣，一個400平方呎的單位索價1,000萬元。

無論是私樓、居屋還是公屋，不能"上樓"已成為這一代香港人最憂慮和關心的問題。預算案指公屋供應量在未來5年會達到94,500個單位。但是，主席，香港房屋委員會去年公布2021年的公屋落成量目標只是這數字的一半。

同時，我想問政府一個問題。政府預計在各項大型工程帶動下，未來數年的工程費必然會上升，每個公屋單位的造價應會上升至約100萬元至120萬元。

主席，我憂慮的是政府有否決心花一大筆金錢興建公屋呢？相比其他基建，我們看不到政府有這方面的決心。

即使這是一份看守式預算案，我們仍然希望預算案能提出關懷港人及滿足各階層需要的藍圖。預算案有關基本工程的開支高達868億元，這是歷年最高的。

由此可見，現屆政府沒有把民生放在第一位。

我相信在席其他議員皆感受得到。

同時，政府不願意重視民生開支，因而出現公民黨所說的"善財難捨，冤枉甘心"的情況。

此外，我們是否想香港變成充斥着"大白象"工程的城市呢？我們是否想香港充斥一個個沒有實際用途或經濟效益的"大白象"工程呢？我希望來屆政府深思熟慮。主席，讓我在此呼應我剛才提及的成語故事。

當然，我不會期望我們善意的忠告會輕易得到建制派同事及政府官員的理解，而必然會出現的情況是在反對票數較少的情況下，《條例草案》最終會獲得通過。我只是希望準特首林鄭月娥或下任財政司司長在編寫下一份預算案時展現更大的同理心和對人的關懷，可以用盈餘做到"善財甘心，冤枉再見"。

雖然香港並非一個國家，只是一個城市，但這思考方向是絕無矛盾的。我謹代表公民黨陳辭。多謝主席。